我之前曾說，此項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議案，是立法會很認真做但卻很無聊的事情。所以，我本來一直沒有打算發言，覺得沒理由要參與如此無聊的議案辯論。

他們的發言可以用"三無"來形容：無理、無聊、無耻。對於這些無理、無聊、無耻的論點，我很想作出辯駁，但昨天未有機會發言。經過一個晚上之後，我又冷靜下來。我想沒理由如此無聊，參與那麼無聊的辯論。有人說過：認真你就輸了。我想今時今日立法會的辯論，也是這樣的狀況。所以，主席，我不想浪費立法會的時間，亦不想好像鄭松泰議員剛才說那樣，浪費香港的空氣。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克勤議員提出，"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我支持的最主要原因，是毛孟靜議員的譴責議案把一件"莫須有"的事件無限放大。

只是有人把台上另一位嘉賓所說的"殺"字，與何議員隨後所說的"無赦"兩個字連在一起，硬要放進何議員的口中，說"殺無赦"3個字全是何議員說的。

不過，主席，兩個字、4個字，甚或6個字又怎樣？有些人殺得性起的時候，便不會放過你。所以，繼續有人到廉政公署，質疑何議員發出失實聲明，更到大學追究其作為校董的言責。

毛孟靜議員提出此項議案，我懷疑其真正目的是要轉移視線，包庇"港獨"分子及佔中黑手戴耀廷。反對派互相包庇早有前科，事件亦突顯了他們的虛偽和雙重標準。記得在去年10月，立法會譴責鄭松泰議員倒插國旗和區旗。當時反對派議員說甚麼？他們說，立法會真的不應該浪費時間譴責議員。而我亦曾經在上屆，要求譴責遭警方檢控及被法庭定罪的前議員黃毓民。那時反對派怎樣說？他們否決了我的議案，理由是黃毓民犯下錯誤，但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社會公義。我今天就要對你們說，何議員舉辦集會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社會公義。反對派在批評別人時簡直是"無敵"，但批評自己人時則"無能"。

假如你們如此正義，為何對於有人在大學校園渲染"港獨"，在牆上張貼大字報，對剛遇上喪子之痛的官員，說出冷血歹毒的言論，卻甚麼也不說，完全沒有批評？因為，我記得她在2012年10月25日，曾經在議會上說"言論自由並非人人平等"。換句話說，她認為只有他們可以批評別人，他們認為不平等的就是不平等，他們認為平等的就是平等。主席，我真的很心寒。我堅信，市民希望每位立法會議員均為市民服務，搞好香港經濟民生，而不是凡事反對，鬥垮不同政見的人。

吳永嘉議員希望討論再工業化，輪候了多少時間？

這樣下去，只會不斷浪費議會時間及公帑。因此，主席，我支持陳克勤議員提出的"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這個星期一是馬丁.路德.金日，如果他沒有在1968年4月4日被刺殺，今年便已89歲，也不算很老。馬丁.路德.金是一個反對暴力的人，談到愛與和平抗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以上所說固然是道德標準而非政治標準，我這樣說也並非旨在利用這段說話判斷任何人或指某些人暴力，更不能說自己能夠完全做得到。不過，我想藉這段說話，先提醒自己承認本身的不足。

當時，有一位曾樹和先生說："搞'港獨'的人如果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是外來人士，我們必須要殺"。我其實也反對"港獨"，但卻想先評論一下這句說話。

有公眾人物在香港的公開場合說出這樣一句話，這對香港本身而言已會造成極大傷害，更何況其言論顯然不單針對"港獨"人士，而是所有外來人士。我認為如有公職人員在場，他首先應指出這話並不正確，因今天只針對"港獨"人士，而非所有外來人士。

不過，我認為作為香港人、中國人，應該譴責這種言論，但曾先生並非今天這項辯論的主角。

但是，在事後多個公開場合如記者訪問中，大家也可看到他的說法次次不同、時收時放。有時他似乎想道歉，但卻沒有正式道歉；他好像想稍作收斂，但過後又忍不住再次放話。

可是，我相信市民和公眾對於立法會議員的要求會較高，這是很應該也很正常的事情。況且，發言也應考慮場合，究竟他是在台上還是在私人場合講話？

所以，我其實也有些同情陳克勤議員。

如果中央或"西環"今次不是要"攬住"何君堯議員，便不用這樣難為建制派和難為了"克勤"。昨天李慧琼議員在此發言時，一方面表示反對暴力，第一句便說明是包括語言暴力，但另一方面卻又要找理由為何君堯議員開脫，當無法找到較好的理由時便轉移視線，指很多民主派人士也經常粗言穢語辱罵他們，令她們感到很難堪和難受。以粗言穢語辱罵他人無疑是不對，但關於民主派並無譴責那些用粗話辱罵建制派的人的指責，我卻認為，一來粗話與"殺無赦"言論有程度上的分別，我不想深入解釋，大家自有判斷，二來我們今天討論的議案確實只關乎何君堯議員的言論。很多建制派議員，包括蔣麗芸議員剛才也在重複數算民主派或我們一些支持者的不是，但這其實並非我們今天的討論主題，我們正在討論的議題是何君堯議員這類言論，是否我們應在議會內處理的事情？

誰是誰非，難道大家真的看不到嗎？

我們要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言論，建制派在政治上要反對，而既然你們有足夠票數可通過議案，不讓我們投票，於是便提出不作處理的議案，整件事情其實就是如此簡單。

與其去恨，不如何弟兄與我們一同去愛及締造和平。

主席，這一句......
議員不可在議會說粗言穢語，但可在適當時候引述報章或其他人士的用語。

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我亦已提醒何君堯議員，應小心引述其他人的說話。
主席，今天很高興我引述的說話竟然引起這麼大的迴響，而當天宣誓，是在一個莊嚴、肅穆的環境中，但這些議員則鴉雀無聲，其後更站在叛國者的旁邊，為他們站台納喊、搗亂議會，難道這些議員今天如夢初醒？我很高興，"浪子回頭金不換"。善於搞社會分化的公民黨、民主黨，多年來慫恿想移民到英國退休的長洲居民郭卓堅，申請法援以進行司法覆核，擾亂香港的穩定、繁榮，破壞香港的社會治安，今天支持善於撕裂社會的戴啟思、公民黨B隊法政匯思，撕裂自己的大律師專業團體。近年令人感到心痛的是，看到專業團體一個又一個地淪陷，被那些偽民主、搞"港獨"的分子逐漸蠶食和操控。今天可能會在大律師公會內發生，法律行業將會堪虞......

昨天在議會上有如此長時間和有多位議員發言，至今我是第二十位議員發言，我靜默地聆聽，但我也應有回應的機會。我基本上也是回應昨天議員的批評，所以我會盡量貼題。

今天，我到議會要撥亂反正。我誓要革走戴耀延的偽學，誓要革走歹毒言論，例如在大學內問候別人母親等。我更誓要支持警方除暴安良，平服"港獨"，還我香港穩定繁榮。"三一一"曾是日本大地震，不是香港淪陷，我們必須緊守崗位，在這個議會內，我們要的不是那些腦袋入水的人在議會內"抽水"、渾水摸魚。立法會需要屈人之兵，香港才可戰無不勝。

"說在這裏，主席，不用問，我是支持陳克勤議員，反對毛孟靜議員再次煽動議會，弄得好像鄭松泰議員般"發羊吊"。鄭議員說我與陳克勤議員的關係是父子關係，簡直是思覺失調。聽到他今天所說的話，我明白為何理工大學終於不與他續教師合約，因為這會遺害人間。我和陳克勤議員是"哥兒們"，我們是哥兒們的關係，並非父子。謝謝主席。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我想申報利益，我跟何君堯議員是香港大學四年班同班同學。

不過，我確實希望聽聽，究竟何議員會如何回應社會大眾，或同事較早前的發言。我確實有點失望。

正如早前他在那個集會裏面說了這句說話後，他是有反覆。他曾經試圖淡化字眼，亦試圖進取，即確認說對於搞"港獨"的人，不殺有何用。主席，我發言反對陳克勤議員的議案，事實上，我想了很久，民主黨亦想了很久，因為我們希望，或者說，我們是希望盡量能在不同事宜上，皆持守一個標準，我尤其要求自己一定要這樣。主席，我為甚麼反對陳克勤議員的議案？我的立論是，何議員在那個集會裏面——這我不會詳細說，因為剛才很多同事已經引述過——有一位司儀，或者其他講者，說出了"殺"字，然後何議員說出"無赦"兩個字。有沒有可以含糊，或者可以爭辯的地方？

不過，從整個集會的氣氛、之前之後其他講者發言的情境、他們發言的態度、台上的司儀、或者領袖的說話、下面群眾的回應、喊口號和握着拳頭舉起手等的行為，當時的氣氛，當司儀說出"殺"字的時候，然後何議員說出"無赦"兩個字，加上何議員後來曾經將這演繹成，支持"港獨"的人，真正不殺也沒有用。這樣子，我覺得整體會構成一個比較嚴重的hate crime，一個憎恨罪行、種族罪行，或者對某一類人煽動暴力，或者煽動犯法的一個罪行，這是相當嚴重。

但是，我確實不贊成"港獨"。但是，如果真有人做這件事，我知道對於很多人，這是一件非常大逆不道的事，甚至有些老人家或前輩表示，他們會覺得他們會以命相搏。正如何議員剛才的發言，他似乎說得頗清楚，我不知道他是否自比新加坡的國父，他說，如果有人要摧毀新加坡這個國家，或者說這個國度，他願意用斧頭，拿武器出來跟你搏鬥，以保護新加坡。根據他這個說法，他是否想再次告訴香港人他的決心。這是一個政治表達。但是，他選擇這個例子，是否同時確認，他其實願意做出當時在台上所說的"無赦"？究竟"殺無赦"，即"無赦"的回應，在"殺"的話境及前提下，究竟是他自己會這樣做，抑或希望告訴群眾，群眾都應該這樣做？請記着，我也曾經在大會台上呼喊口號，雖然我不是十分擅長在這方面製造氣氛和帶領群眾情緒，但沒法子，我是立法會議員，很多時候我會有這個角色，需要發言和喊口號，儘管我不是特別擅長。很明顯，在一個集會裏面，在過往法庭判例裏面都看到，法院也重申，一位在台上發言的領袖，或者發言的人物，他是有一些責任。他的責任就是，如果因為他一句說話，或者一個動作，而煽動了一些情緒，當然，這個情緒可能會即時產生某些暴力效果。但是，確實亦有可能是，將來有人記着這一點，被感染、被感動，而做出一些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犯法行為。我不贊成"港獨"，如果香港有一個所謂"港獨"人士，他犯了某些罪，而這些罪或者關乎現有法例，或者將來的某些罪行，我不知道，例如所謂"二十三條"通過後的罪行。

即使剛才何議員指控我們，可能包括我在內，是"黃絲奴才"、叛國者，或者他用的字眼是我們站在叛國者一邊，我相信我不是站在叛國者一邊，或者是偽民主，實質是搞"港獨"。

他作為議員，大家要記着，作為議員跟不是作為議員有些分別，作為議員，當然，我其實是想聽聽何議員說，他當天究竟是以律師身份出席還是甚麼，但我相信他不能避開，因為他是議員，除非他在很清楚的某一些場合確實不是以議員身份行事，否則我很難說，他當時出席集會回應那句說話時，不是以議員身份去做，或者能夠令人覺得他不是以議員身份作出這行為。總的來說，我覺得在集會上，是有很強的懷疑，懷疑他犯了煽動他人使用暴力，或在某些地方所指的hate crime。香港沒有嚴格以明文規定hate crime，但在外地是很清楚，而香港當然是用普通法的煽動暴力的罪行為主軸。

他沒有在這個場合特別解釋，也許他認為要比較穩妥，不想在這個時候說。當然，何議員有權提出他認為民主派有很多雙重標準，包括對其他議員、鄭松泰議員或其他人的所謂暴力行為。坦白說，民主黨有對暴力行為或宣揚暴力的行為表示不同意，當然也有人因此說民主黨是"和理非非"，但我們被稱為"和理非非"，因為我們真的不相信暴力能夠解決問題或創造民主的條件。何議員對其他同事的攻擊，說他們是廢的社工等，我覺得不是今天的重點，因為如果別人在他眼中做得很錯，也不能成為他可能做錯事的理由，或令他的說法言之成理。主席，我覺得反對"港獨"是有其基礎，但我也奉勸一些人，如果他真的很激烈，甚至可能包括或隱含暴力時，這是否有利於促使更多人"反港獨"？我認識部分過往比較溫和的泛民支持者，他們真的因為何議員或其同路人這樣的行為，而同情和多了支持"港獨"。

"他其後一系列的精彩金句真的叫我歎為觀止。涂謹申議員剛才說我們"和理非非"，但即使我們"和理非非"，也不敢自比岳飛，但他竟敢搬出岳飛。

他隨後的一系列回應真的叫人拍案叫絕。

他的處理方法並非旨在平息事件。在他今早短短數分鐘的回應中，他提及"黃絲奴才"、"廢偽社工"、"我也是在為社會做工"、自己是"社會工作者"、有人"實在是受薪金作壞事"、"泛統議員"，甚至說粗話。

毛孟靜議員提出譴責議案，而陳克勤議員決定出手襄助，幫幫何議員。

不過，我不明白他今早為何無故將自己過去所做的一系列"精彩"事件滔滔不絕如黃河般說出來。

"廢偽社工"是甚麼意思呢？

《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至五節說道："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當他質疑別人時，他其實自己先有問題。

殺狗是刑事罪行。你必須向"毛孩"及愛護動物人士說句"對不起"。你說"殺狗不是刑事"，你是甚麼意思呢？

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最高刑罰是監禁3年及罰款20萬元。我們須革新該條例，以懲罰欺負"毛孩"的人。

"我接下來的發言內容可能超出今天的討論範圍。

話說回來，議員只秉持一個信念，就是身為立法會議員——香港有多少立法會議員呢？——我們有一項責任，就是正如我剛才引述岳飛所說般，"正己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

何君堯議員當時在一個公開場合，在主張和平理性這項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的香港鼓吹暴力。如果他透過事後的回應成功阻止事件漫延，以致社會不會覺得議員說"殺無赦"、公開鼓吹殺戮及暴力也沒有問題，毛議員今天便不會提出譴責議案。

我剛才引述《馬太福音》的金句："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我們應先謹慎自己的言行，才能如他所說般做很多有利社會民生的事情。不過，如果我們連自己的言行亦未能端正，本會多年來建立的聲譽便會慢慢被磨蝕。

何議員在9月17日舉行的集會上曾做甚麼，我不再詳細複述，因為很多同事已經說過。何議員是一位公眾人物，是一位立法會議員，亦是一位律師，但卻不能夠因為同時擁有這些帽子，便可說我9時是以個人身份在會議上的發言，10時是立法會議員，11時是律師。這是並無可能的，雖然有些朋友亦可能會說他們現在用甚麼身份發言。公眾對一位公眾人物的觀感、感覺，其實就是把所有帽子都算在內。所以，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公眾人物及律師，我希望何議員慎言。當然，你可以很不同意他的政治主張、見解，這是可以討論的。在立法會及所有國會，不同黨派當然有不同的政治主張、理解，要通過一個很有文化的辯論來解決問題。

第17B條訂明"任何人在為某事情而召開的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或煽惑他人作出此種行為，以阻止處理該事情，即屬犯罪"。除了第17B條以外，《公安條例》第26條亦可能適用。我說的是"可能"，當然一切是基於事實為準。第26條是關乎公眾聚集中倡議使用暴力。

我提出這一點，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作為公眾人物，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希望大家謹言慎行。

我出發時告訴公眾，我會就梁振英的貪污案到英國，方便舉報。有很多朋友問我，到了英國會否順道連同舉報何君堯議員聲稱在英國具有的執業律師資格？主席，我當時斷然拒絕。我並非要包庇或偏袒何君堯議員，我在回應傳媒查詢時，同樣說出我的原因，理由很簡單，我認為何君堯議員的執業資格問題是無心之失，我不認為按照現時公布的資料，他有蓄意訛稱自己的專業資格，所以，我拒絕有關的建議。我在英國時，我與何律師絕少溝通和交談，因為我熟知我的性格和何君堯議員的性格，大家也是少交談為妙，避免在英國出現爭論的情況。我今天考慮陳克勤議員提出不處理譴責議案的建議，我本身也有點掙扎。但聽畢何君堯律師的發言後，我發覺不處理這位同事，是不行的。處理他可以有很多方法，發言是其中一個方法。

是少負氣節，沉厚寡言，他卻相反，完全不厚道，而且更胡亂說話，不斷地胡說八道。

沒有問題，這是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然而，我想提醒何律師，無論是基督教或他信奉觀音，均是強調包容、寬恕的精神，不要張口閉口說"殺、殺、殺、殺無赦"，鼓吹暴力，鼓吹仇恨，鼓吹報復的心態。其實人是會說錯話的，我自己有時候也會說錯話，說錯話便承認責任，作出道歉。其實如果他當天不是這樣"死撐"，早已道歉，公開收回自己的說話，便不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他以為他現時仍得到社會廣泛支持嗎？他看看建制派議員有多少人為他發言，便很清楚，有很多建制派議員只因他是建制派，不得不為他說數句話，大家看看葉劉淑儀議員的發言已很清楚。其實很多人也不認同他所說的話，他說錯話，只需一句道歉，收回有關言論，承擔責任，作出檢討，日後避免犯錯。

我小時候看了很多有關岳飛的連環圖，例如岳飛在朱仙鎮大破拐子馬，我可看得津津有味。

他不要引用一些先賢、忠臣名將來為自己的臉上貼金，他提出這些名字，只會羞辱前人，我希望他只說自己便好。

當然新加坡獨立並非他所想，是馬來西亞強迫他們脫離。但是，他成功令新加坡獨立建國，他提出李光耀先生的事跡，是否想讓一些"港獨"分子有所遐想，效法李光耀先生——縱使香港多麼艱難，正如新加坡般只是一個小小的城市，面對強大的馬來西亞，而香港面對強大的中國內地，獨立也是可選擇的道路？我想他不是這種想法，不過，如果他不是這樣想，請他下次引用歷史人物時有所避忌，考慮一下政治後果，運用少許政治智慧去發言。如果何君堯議員的發言不是說"殺無赦，殺無赦"，張口閉口鼓吹暴力仇恨，其實他可以效法大陸，國台辦怎樣對台獨分子說？它的說法是："只要你放棄台獨，你便會在兩岸關係上找到出路，兩岸亦可以和平發展。"現時大陸對台獨分子的立場都只是這樣，不是說要對民進黨蔡英文及她所有黨員下戰書，誰堅持搞台獨，全部都"殺無赦"，全部都"殺，殺，殺"，殺豬、殺狗，"殺無赦"。

代理主席，我強調，民主黨曾多次公開清楚說明反對"港獨"，何君堯律師不要一而再，再而三誣衊我們。我們反對港獨的立場在多次的立法會發言及傳媒的訪問，已清楚交代。我們認為"港獨"在香港是不可能的，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亦反對有關的立場。但是，何君堯議員所說的一切，對於反對"港獨"，不但毫無裨益，反而令這些港獨分子獲得更多人同情。原因是他的嘴臉太過醜惡，他的言論太過尖刻，太過惡毒。代理主席，如果我們有讀中國歷史，歷朝歷代，很多人打着某些旗號去迫害異己。最黑暗的歷史，就是文化大革命，很多人打着"社會主義"的大旗號，要擁護毛澤東思想，對異見——或許不是異見——對一些無辜的人扣上帽子，是兩三呎高的帽子，指他們是反革命分子，將這些人公開批鬥，殺他本人及殺他全家，"鬥地主，殺無赦"。執行這些惡行的人，他們都是打着一個非常崇高的旗號，他們要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度，要追隨偉大的毛澤東主席，要將階級敵人消滅殆盡。我們這些歷史教訓還不夠嗎？還要將文革這套帶來香港嗎？稍為與他不同意見，縱使是民族立場與他的意見不同，他便要"殺無赦"嗎？我們是否回到封建時代，當有不同意見，便要坑殺對手、五馬分屍或凌遲處死嗎？歷史應該走向文明的一面，何君堯議員的言論，正正是開歷史的倒車，不斷重複仇恨，散播仇恨。本來錯了便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但可惜，他不是擇善固執，而是擇惡固執，不斷重複一些惡言惡行。這樣對他個人、對他的專業、對立法會的聲譽、對香港、對國家，是否有裨益呢？

否則，只會令一些與他不同意見的人，與他、與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的鬥爭更為白熱化，令香港現時崩緊的民情更為緊張，令社會更為撕裂。這絕對不是香港之福。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其內容是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採取任何行動，簡單而言，就是中止現時有關譴責何君堯議員議案的辯論。我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的原因很簡單，正如多位議員也曾於這兩天發言時提及的一點，就是我們明白立法會的時間十分寶貴，會議安排緊密，並且同事須耗費許多精力處理關乎民生等的重要工作，如在此際花時間處理譴責議案，便是浪費議會的時間和資源，亦浪費了納稅人的金錢。

可是，亦正如何君堯議員在不同場合所解釋，他是絕對無意煽動任何暴力行為。

因此，我們十分希望反對派的同事可以呼籲其支持者，日後在示威場合中也應該盡量不要使用這種言詞。

因此，我希望大家留意，並嘗試從他的角度出發和思考。

所以，我贊成陳克勤議員建議的處理方式，即不再就這項譴責議案採取任何行動。

這兩天非建制派議員發言的策略，基本上是上綱上線，要盡力批判何君堯議員，搶佔似是而非的所謂道德高地。

所以，虧他們還可以誇誇其談，反對暴力語言和行為。當我們看到龍和道有示威人士，竟然在紙製或木製盾牌暗藏鐵釘，引致有警員受傷，身上出現一排孔洞，當時坐在我們右手邊的這群尊貴議員往哪裏去了？在年初一晚的旺角暴亂中，有警務人員右邊臉頰骨全部碎裂。我和我的建制派同事前往醫院探望他，感到非常憤怒和難過。我們於是發聲明譴責，在議事堂上坐在右邊的同事又往哪裏去了？

你們不要忘記，當你伸出你的手指指向別人的同時，也有3隻手指指向自己。也有一些非建制派議員，在發言中為了矮化何君堯議員，不斷說要"包容和寬恕"。其實，我也真的很希望他們能真心包容和寬恕，很希望我們的議事堂能夠重拾正常議事的態度，而不是利用某些機會，胡亂指摘建制派同事，辛辛苦苦為香港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以及用個人時間和青春為市民服務的官員。其實這類暴力語言，我們過往已聽得太多，我真的不想複述。基本上，我不想再浪費時間在這項議題上，我已發言超過7分鐘，是時候閉口。可是，代理主席，我要重申，我和經民聯的同事均支持陳克勤議員提出，"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支持陳克勤議員提出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昨天和今天也聽到很多議員發言，首先，我對何君堯議員的人品和處事作風非常了解，而且作為同一個新界西選區的直選議員，我非常支持他。

第一，在社會上煽動群眾；第二，在輿論上不停攻擊；最後，在立法會做一場"大龍鳳"，完成這場"大龍鳳"後，便可以落幕。

當然，何君堯議員已經在不同場合說明自己"殺無赦"的說法，我不再重複，因為他本人已說了很多次，明顯跟他們說的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任何反對"港獨"的人，也會對這群人加以指責、加以制裁，"殺無赦"有何大不了？

這不是思想的問題，而是影響所有市民利益的問題，是不能縱容的。所以，我認為何君堯議員只不過是代表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心聲，說了一些正確的說話，卻因而受到攻擊。這是泛民一向的"三部曲"，對政敵、不同政見的人採取封殺手段，這種手段我們已經司空見慣。

所以，我一定要向公眾說清楚，香港市民千萬不能相信他們所說的謊言。

所以，主席，話說至此，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清楚了解整件事，並且了解何君堯議員的意思。

剛才聽到何君堯議員和反對派的三數位議員均在發言中特別提到一位歷史人物岳飛，但在他們整段發言中，我認為大家似乎過度專注岳飛的為人，究竟我們應否十足學習岳飛做每件事情的方式，以及沉厚寡言的性格？為何中國人要吹捧一眾歷史人物為民族英雄？因為我們想學習他們的精神。關羽、岳飛、于謙、袁崇煥等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愛自己的國家，致力保家衞國，他們每一個人的表達方式都可能有不同，但卻真的做到保家衞國。何君堯議員今天談及岳飛，其實也是想學習這位歷史人物的精神，以及解釋當時社會上對"港獨"的厭惡。究竟"港獨"是否香港的出路？會為香港帶來甚麼傷害？他只是想表達這種憤怒。相對上，現代人特別是反對派卻喜歡斷章取義，不探求整個過程和活動的精神，反而會因為一句說話便要把人家推入無間地獄，這是香港市民所絕不應鼓吹和鼓勵。可能因為早陣子提出了很多有關《議事規則》的修訂，於是他們便特別在後面加插數項譴責議案，又要特別傳召某些官員前來玩弄一番，無非是想阻礙議會向前發展。所以，香港市民要以比較寬闊的眼光看待這事。此外，我想談談何君堯議員那句"無赦"，究竟為香港帶來甚麼實質效果，而反對派一直以來站在道德高地，高聲說反暴力，但在實際行為上又是否真能做到。

但是，反對派所說的以武抗暴，暴力抗爭，非法佔中，旺角暴亂，只要喊一句便真的有人會衝擊。因此，從行動和言論上，即使他們包裝得如何高尚，但有否對香港帶來任何實際傷害？他們口中所說的爭取真普選、推動民主自由、抗爭到底等口號，有否真正為香港社會帶來暴力？

我可能不大精通歷史，但卻記得岳王廟有一副對聯，上書"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

意思是有4個奸臣，其中一人是秦檜，被人以白鐵鑄了雕像跪在岳爺爺墳前。

然而，在未來一大段日子中，我無法告訴香港市民究竟香港前路如何，中華民族的未來又會如何，但我真的希望香港市民能看清楚。立法會今天的發言紀錄會記錄下來，大家可以作出非常公正的判斷，誰才是為國家好，誰才是為香港好。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反對就毛孟靜議員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我想在發言中表明，而且相信大家亦知道，我曾公開多次表明我反對任何暴力言行，反對任何推動暴力的行動。當日何君堯議員說出"殺"字，我聽到後也感到很愕然，其後亦曾公開表示不贊成何君堯議員繼續使用這個"殺"字。事實上，何君堯議員當日說出"殺"字，我相信他的解釋，他其實是在"反港獨"，是以這個詞語作出真情的表達，抒發要終止"港獨"之意。我不相信他想鼓吹殺人，也不相信他真的會殺人，更不相信他說完這數個字後，會有人真的聽他的話去殺人。

大家會否覺得這有點過火，亦很無謂呢？

因此，我不可以支持毛孟靜議員的議案。

我知道他不是這個意思，但事實上也曾多次對何君堯議員說，希望他作為議員，以至其他所有議員，都應以身作則，在用詞用字時更加小心謹慎。剛才何議員引述早前被撤銷資格的議員所說的一句粗言，我聽到後也非常反感，所以我也對何議員說，希望下次在立法會即使要加以引用，也不要公然在立法會粗言穢語。我認為以事論事是立法會議員應有之責，而不應執着一些字眼，無限上綱上線。我更希望所有議員都能以身作則，切實地反暴力，推動社會大眾更有同理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着這件事，很多議員均曾提出很多泛民反對派議員所作發言，充分顯示他們持雙重標準。他們一方面譴責何君堯議員所用的某一字眼，但對於其他曾在社會上出現的過火言論，無論是中大學生的一些說話，甚至由佔中至現在，很多人在網上或實際行動時說出的一些恐嚇警務人員的字眼，例如要"殺人全家"、"強姦他人的家人"，甚至"滅門"、"全家落地獄"等，卻都未聽見泛民反對派議員曾提出任何譴責。我認為行事不應雙重標準，如果他們真的要反暴力，真的認為要推動和平，便應一視同仁。我希望亦認為所有議員都應有道德勇氣，即使面對的是自己的支持者，但如果他們使用充滿仇恨的語言及作出暴力行為，也應勸諭他們放低仇恨和暴力，而不應鼓吹仇恨和暴力。剛才何俊賢議員也提到，很多泛民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一些行動，無論是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等，均由於他們富有影響力，只消三數句說話便推動了一群年青人以身試法。一句"違法達義"，令很多年青人作出違法行為，甚至被監禁，影響了一生前途，亦帶起了社會衝擊法治，以為為了民主自由和公義，便甚麼違法事情也可以做的風氣。這種風氣直接影響香港的治安，亦影響香港的未來。我希望泛民反對派議員在譴責他人時撫心自問，他們又有否發揮應有的角色？主席，我仍然相信香港需要善良的力量。我參選時的口號是"上善若水"，因我一直相信只有善念、善行、善言，才是正道，才可以驅趕仇恨，讓香港重回正軌。所以，我期望在這個議事廳，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派議員，都能有勇氣呼籲支持者放低仇恨，放低歧見，一同為我們愛的香港、為香港的未來、為我們的下一代做一個好榜樣，大家一同走上仁愛之路。

主席，昨天和今天對何君堯議員的譴責，"黑雲壓城城欲摧"，他們對何君堯議員進行圍攻，是以言入罪的典型例子。在該集會場合中，有人說"殺"，何君堯議員便接着說"無赦"，"殺無赦"這詞語即使是在中國歷史上、文學上也曾出現。但是，現在有人說要"隊冧"誰，這用語較剛才提及何君堯議員所用的詞語的原則根本完全不同。談到煽動暴力，大家有目共睹，是誰在立法會的議事堂內，使用語言暴力，甚至肢體暴力？這些都是大家均可見，有紀錄可查，有錄像可以翻看的。誰在社會上搞暴力、搞抗爭，使用不法手段？

同時，在議會內表決時，又可達到他們反華、反中、搗亂香港的目的。

其實，我們應當面戳破他們的政治目的，是何其險惡，多謝主席。

主席，毛孟靜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議案，背後的理念是甚麼，其實很清楚，就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要解除何君堯議員的職務。因為一句失言，便要褫奪一位議員的資格，我認為這樣做不勻稱，亦是小題大做。我剛才聽到很多反對派議員的發言，他們不同意我不得就譴責議案採取任何行動的這項議案。他們說了很多何君堯議員的不是，但卻沒有說為甚麼他們支持用《基本法》第七十九條來褫奪一位議員的資格。為甚麼出手這麼重，因為一句失言，就要褫奪一位議員的資格呢？我記得剛才泛民主派有議員發言表示，每個人都有機會講錯說話，泛民主派曾講錯說話，建制派議員亦曾講錯說話。因為一句說話，我們今天和昨天總共花了6個小時討論，如果真的獲得通過的話，可能還要再花數十小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這是否值得呢？市民可能反過來問我們，立法會議員是否很空閒。主席，我看完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想起一個佛經故事。有兩夫妻鬥氣，鬥不說話，他們說："勝的一方可以有一塊餅"。在他們互雙鬥氣期間，突然有一個賊入屋，這個賊對太太做了一些輕薄行為，然後丈夫便大聲："哈哈哈，我勝了"，因為這太太大聲說："你為甚麼不救我？主席，這個故事說的是，因小失大。情況就像現在這個議會般，因為一句說話，花五六個小時，甚至乎未來要花數十小時，浪費我們這麼多資源、時間去討論，是否值得呢？我相信大家心裏有數。我希望泛民主派議員，不要好像小學生般："老師，他告我一狀，我告他一狀"，要真真正正把時間用在討論我們的正經事情上。
我就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陳克勤議員的議案如獲得通過，本會便不得就毛孟靜議員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如被否決，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便須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克勤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第一項議案：張超雄議員要求傳召懲教署署長及懲教署助理署長於2018年1月31日及2月7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而動議的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動議傳召懲教署署長及懲教署助理署長於2018年1月31日及2月7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主席，我是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主席，我們在5月舉行了一個會議，我們的議題是"感化院舍及懲教所內的兒童權利"。在5月份的會議上，我們非常驚訝、詫異，聽到前少年犯親身說在懲教所內受到虐待。我們及後亦看到有50位前少年犯接受傳媒訪問，他們都說在懲教所內受到肉體和精神虐待。他們分別轉介自8個社福機構，而其中說的是他們由1990年代至2000年，以至最近5年的經驗。這些前青少年犯未必互相認識，但他們的說話非常吻合，以致我們非常擔憂懲教所內是否出現虐待青少年犯的事宜。在6月13日，我和邵家臻議員去信保安事務委員會，要求討論有關懲教所涉嫌虐待囚犯的事宜。很可惜，這議題一直並無安排討論。在6月和9月份，政府作出回覆，但政府的回信只是重申懲教署一般所謂申訴的機制，並無作出任何具體回應。其實，保安事務委員會其中一項待議事項，是懲教署在康復和社區教育方面的工作，這項議程本來是在2017年6月6日進行討論，但政府押後這事項的討論。直至現在，我們就着這項議題的待議事項仍未有任何進行討論的日期。主席，我未必需要在此指出保安事務委員會一直不願意討論這議題，我知道保安事務範圍很廣。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議員很清楚我和邵家臻議員的要求，但可能一直不能安排上來。

主席，根據過去的報道，以及在會議上的作證，呈現出來的圖像非常可怕。我們聽到他們說，在懲教所——說的是對待少年犯的處所——會出現一些肉體的虐待。他們已經將這些虐待方式套以一些名稱，例如"雞翼"、"刨冰"、"芥蘭"。"雞翼"就是以手踭打囚犯背部；"芥蘭"是以膝蓋撞擊囚犯大腿；"刨冰"就是以手指關節在囚犯肋骨之間的位置摩擦；還有"快車"或"抓板"，就是以木尺或硬物打他們的手掌和腳掌。"排骨"就是拳打腰間近肋骨的位置；"倒嘜"就是要他們在1分鐘內吃光極熱的粥，如果吃不完，便直接倒在他們頭上。他們在敘述中說到被人掌摑，以致聽覺永久受損，耳膜穿了；要被迫像狗般趴在地上吃飯，不准用手或任何工具。甚至有囚犯會被要求自瀆，然後連水飲掉這些自瀆的排液；飲他們的尿液，甚至有說他們要吃屎，以冬青膏塗抹陽具，這些種種行為令人震驚。主席，我們不能肯定，我們無法有任何具體證據以了解這些事情究竟有沒有發生。其中一些過來人說，在懲教所內被人打已經是傳統，亦有不少青少年犯提到他們曾經想過自殺。在現行制度下，如果少年犯作出投訴，令署方或懲教人員不滿意的情況下，其實可以要他們加監；而當他們離開懲教所後一年或兩年期間，懲教人員會繼續跟進，如果認為他們行為不當，可以隨時召他們回監倉，這是少年犯其中一種特別的安排。我們亦聽到由於這些安排，令很多少年犯噤若寒蟬，不敢把情況原原本本地說出來。主席，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我們明白社會上當有人犯事時，便應該受到懲罰，但懲教署在35年前由監獄署改名為懲教署，其實意思便是在懲罰以外，亦應該要教導，讓曾經犯錯的人改過自新。

我們在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所聽到的描述或在外間看到的報道，確實也使我們相當擔心。所以，我們一直也希望與懲教署作直接對話。主席，很可惜過去我們收到的回覆，也是由保安當局或懲教署當局，不斷重複指出現已有申訴渠道，如果有證據便請投訴或甚至報警，交由警方執法。主席，但我們是否每次也要用報警來解決問題呢？現時有50名前少年犯出來講述其過往經歷，而且內容相當具體、仔細及具一致性。

主席，我們已經不想再面對這種態度。我們要求當局堂堂正正站出來，面對這些我們不敢肯定是否100%真實的指控。可是，它們每次也只以文件答覆，每次也是說現已有渠道，例如可向太平紳士、申訴專員或立法會議員投訴。

以上個案浮面，我們在傳媒報道中又看到有前少年犯，勇敢站出來向公眾說出其親身經歷。主席，在這時候，我們是否要請當局面向問題呢？

主席，我聽到張超雄議員剛才在發言中提到保安事務委員會。

由於這會牽涉到整個事務委員會的運作，我必須在此澄清，以及讓大家能在稍後作出較為客觀的討論。事務委員會在收到張議員和邵家臻議員的來函後，已立即作出處理，並把信件轉交保安當局。

第二，事務委員會在剛過去的1月9日會議上，同意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參觀懲教院所，可惜張超雄議員當天亦不在席，所以便不知道會有這項安排。因此，我想藉此機會，告知各位議員事務委員會的決定，以便大家在討論時能掌握更全面的客觀資料。

多謝主席。

毛議員，我要在此澄清，我認為你剛才的發言是對懲教署工作的一般表述，與在囚人士懷疑被施以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議題有所偏離。

我不會再投訴，因為懲教署嚴格執行規定。

局長也離席了，不要緊，副局長在此，他在聽也是一樣，希望他能夠真心聽到我們很多議員的意見。代理主席，我不會要求點算人數，因為我不想打擾各位議員在下午1時吃飯的興致。我提出來的目的，只想市民看到，個別議員或一些黨派的議員對這議題是否真的比較重視，特別是社會上比較弱勢的一群人。

當大家看到民主派議員盡量希望保護他們的福祉時，我希望大家也想一想，我們為何要提出這項議題。我支持張超雄議員提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懲教署官員到來回答我們的問題，接受質詢及提交資料。我剛才聽到保安局局長......首先，我想說一說根據國際法例或本地法例。我們要求正視囚犯權利，其實也是保障基本人權很重要的部分。聯合國1990年12月14日在決議中通過囚犯待遇的基本原則。當中提到，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都應受到人道待遇，以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的待遇。香港的人權法案第六條亦提到有關被剝奪自由的人的權利，列明"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也提到，"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對於一些嚴重的指控，只說可以報警求助，因為很嚴重，需要報警，不可亂說，以便當局進行調查，但這更是一種特殊的情況。我們議員一直很希望與懲教署官員坐下來討論，也可以閉門討論和分享，但似乎仍然行不通。大家要想想，如果當局經常是這樣，只要求被囚的人士，甚至已出獄的人士報警，其實就他們的情況而言，這樣做有多大困難？

這樣其實是很為難他們的，特別是一些仍然在囚的人士。

這是很困難的，大家都會明白。

張超雄議員也提過這文化問題，也提到很多例子，傳媒深入調查後的報道，提供很多來自不同來源的青少年罪犯、囚犯或前囚犯的一致說法、證供。

那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或者把事情拖延至大家忘記為止。政府的文化就是無論別人提出的指控是對是錯，都要先行辯護、淡化。我認為政府這種做法，整體來說是不可取的，在這種情況下尤甚。我們很擔心這種文化問題，而在紀律部隊出現的這種問題尤其嚴重。我們過去在這裏討論警察的行為時，我也曾指出，有沒有可能在一些紀律部隊，執法的部隊的文化中，部分人已形成了濫權、利用不應使用的手法來對付市民——無論這些人是被懷疑犯了罪或是正在囚禁中的人士。

但是，當有那麼多指控出現時，為何不主動和正面調查澄清？如果查清楚根本沒有這些問題，我想社會會很放心。

這點亦無可厚非，當尊貴的太平紳士到訪時——如果說是"洗太平地"當然是比較難聽一點——但仍可說是安排得很好，探訪時間亦不長，匆忙地參觀多項不同設施、接受教育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和囚室等，其實是有一點走馬看花之感。

張議員和邵家臻議員很努力，希望為這群社會上最弱勢的人尋求多一點公道，以及獲得較人道的照顧。我亦要這樣說，大部分囚友可能也覺得沒有問題，但為何有一小部分人特別有問題？

代理主席，目前我們總共有8項要求傳召官員到立法會席前交代及交出一些文件的議案，其實每一項議案也有其重要性，亦不是想"拉布"或阻礙議會時間。

我們呼籲政府無需利用"狗仔隊"，就讓議員隨心投票，不是一定要建制派功能組別或地區直選人數比我們多，否決議案，有關官員便不用做這些事。當然，有議員會堆砌理由說有更好的平台，但我今天的發言是希望公眾衡量，政府亦如是，局長也不要認定我們站在你的對立面，我稍後發言會再向你清楚解說。眾所周知，虐囚事件在香港懲教所時有發生。有人會說，天下烏鴉一樣黑，世界各地也會發生，難道是放假住酒店，會有5星級待遇嗎？可是，我們認為，在香港政府領導下，過去多年來，我們及囚友不斷提出虐囚事件，但卻從未曾被認真對待。近年，傳媒開始大幅報道相關問題，開始令社會人士關注在囚者的待遇。不管屬於"黃絲"或"藍絲"的傳媒也有報道。以《香港01》為例——我們不能稱其為"黃絲"——曾接觸50名曾干犯傷人、藏毒、盜竊或刑毀的前青少年犯人，他們由8間社福機構轉介，在囚時間遍及1990年代、2000年代，以至近5年，院所包括壁屋懲教所、歌連臣角懲教所、沙咀懲教所、勵志更新中心及喜靈洲戒毒所。由於我今天時間有限，我會集中就虐囚問題發言。

膳食問題真的十分嚴重，例如豬扒未煮熟、蔬菜有異味或過期不新鮮。這些涉及質素問題，即使你修改指引，到執行時也有距離。

有囚友想要求素食，他有權提出，但要提供理由。

根據有關報道指，有50名過來人受到各式各樣的體罰招數，當中有40人提到"雞翼"、"快車"；有近30人是"芥蘭"；其他體罰還有"射龍門"、"排骨"，更有初入監獄的囚友提到有俗稱的"入場費"，新人要有"新人數"，要承受數次"雞翼"。他們更說"快車"用的那塊木尺的兩邊寫着"替天行道"和"儆惡懲奸"，這些很明顯是私刑，指引沒有列出這種"替天行道"或"儆惡懲奸"的刑具。受訪者所述的各種虐待招數層出不窮，不過由於時間關係，我也不逐一解釋我剛才提及的體罰招數是甚麼。此外，來自不同機構轉介的多個曾經在囚人士異口同聲表示曾受虐待，顯示虐囚事件真實，亦非單一個別事件，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長期存在、已成一種次文化。虐囚問題其實與懲教署的價值觀相違背。我曾翻查懲教署網頁，懲教署指他們的價值觀其中一項是"重視每個人的尊嚴，以公正持平及體諒的態度處事待人"，試問我剛才所說的那些虐囚招式和行為，有哪一種是重視在囚人士尊嚴的行為呢？如果這些更新人士被懲教署職員損害尊嚴，甚至損害身體，又怎能協助他們重新建立自信和正確的價值觀？如何令他們重新投入社會，不再誤入歧途？這些虐囚事件是絕不容許，真的是一宗也嫌多。此外，這些虐囚事件也違反了相關的人權條例和國際公約，可以對特區政府的聲譽構成嚴重打擊。

至今保安事務委員會仍沒有充分的時間處理這問題。我絕對贊同根據《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傳召懲教署署長及助理署長，就虐囚事件作證，並命令他們提交相關文件。談到有關人權問題，我到監獄探監，那些囚友告訴我，懲教署對外國的囚犯較為禮遇，他們膳食也較好，例如可以吃炸魚柳，而本地囚友卻要吃腥臭的"貓魚"。

所以，署方是持不同的標準。

在不同的場合，我們嘗試詢問懲教署人員，但都得不到答案，他們沒有如實盡最大努力回應我們的提問。作出報道後，立法會議員積極跟進，但只能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每人提問三四分鐘。其實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即每年討論財政預算案的會議上，我也會問一些有關懲教署相關開支、待遇的問題，但當然發問的時間很短，我問A，他們會回答B，他們不會正面回應我的問題，好像在拖延時間般，拖過了就可以回避回答。

第二，政府至今仍沒有提交相關文件，所以，我們今天只能以這方法要求他們提交文件。過去懲教署以敷衍態度回應我們的質詢，令我們不得不傳召相關人士出席立法會會議。而相關的文件其實也有很多，包括：在囚人士作出投訴的紀綠及處理這些投訴紀錄的相關文件和會議紀要，以及被虐在囚人士的驗傷報告，因為我估計有些被虐在囚人士真的會受傷而求醫，如果他們真的有求醫，便會有相關的驗傷報告。

虐囚事件長期存在，人所共知，傳媒報道，但政府人員如我們經常說是自己人查自己人，我們絕少看到有懲教署人員因虐囚而受處分。如有，局長也可公開有關資料，讓我們知道。

但我們最低限度可以藉此機會，向懲教署發出明確的信息，立法會重視虐囚事件，並不容許虐囚事件繼續發生。政府不可以當作看不到，充耳不聞，或只是翹起雙手，表示無能為力。

不能只說報道歸報道，拍戲歸拍戲，那些不是真實的，當局會依法辦事。如真的是依法辦事，便應該公開、正面回應及交代我們提出的指控事件，有便是有，沒有便是沒有，要清楚交代。

當然，我理解這種報道或電影拍攝的內容，是以偏概全地看懲教署的整個管理模式，亦可能有不公道、有偏頗的地方。但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覺得保安局局長或政府在回應時，不能只說他們一直有行之有效的規條監察此事，而且以零容忍態度處理有關問題。

今天的議案很重要的一點，其實是通過這個過程，通過立法會的平台傳召官員，要求出示文件，披露相關的實際內容時，首先讓保安局，可以認真審視實際情況，究竟情況是如報道所說還是一如其所理解那樣，當中有否任何疏漏和須改善的地方？第二，通過這個平台和過程，將所有現象呈現在公眾面前，可以很清晰有力地掃除公眾的疑慮，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始終，監獄的環境和懲教工作，是香港整個保安工作中很重要的環節。

因此，我們要訂立很仔細的規範，確保大家在懲教署工作時能有規有矩。

事實上，香港社會也做得不錯。如果大家看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的內容，其實都很仔細，相當鉅細無遺。我們看到《監獄規則》的要求也不簡單，有很多指明的要求和相關的安排。只是，現場真正施行這套做法時，有沒有疏漏？有沒有不足夠的地方？如果從一些在囚人士向立法會議員的申訴看來，似乎有不足之處，舉例來說，關於工作、工資、工傷和醫療的安排。我們看到現時工種的安排，究竟是否真的完全切合社會勞動力所需？提供的訓練是否足以令他在離開懲教組織後，可以在社會重新做人，找到合適的工種？

又譬如我們說，有囚友在入獄前已申請工傷病假，但在入獄後因為懲教署轄下的醫生不會簽發病假紙，便不能繼續申領工傷病假。懲教署福利官回覆說，如果有需要，懲教署轄下的醫生經評估後可以簽發轉介信，轉介囚友到監獄外的醫院就醫，醫院也可以就此簽發病假。

這些是否需要檢視的地方呢？我也想指出，《監獄規則》第38條已經清楚訂明，每名囚犯須從事每天不超過10小時的"有用工作"。

否則，會否衍生各種問題，例如某些外籍人士得到較好待遇，本地囚犯反而相對地不受尊重和重視？

所以，我今天的發言很簡單，我想指出，今次根據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動議議案，希望能夠傳召懲教署署長，讓他通過提交文件和答辯，做到兩項重要工作。第一，認真檢視懲教署的工作，是否真的一如法例上要求實質執行？

如果是這樣，我相信對懲教署將更有裨益。事實上，我看到很多時候，當我們提出這些事情，提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賦予我們的權力，讓立法會提供機會還政府一個清白時，政府、保皇黨和建制派的態度，往往認為我們在挑戰政府的權力和權威。我認為，政府的權威和權力，須受到約束，而政府的權力和權威受到挑戰時，最妥善的做法是開誠布公，向公眾認真闡述、清楚表述。如果箇中有錯，一定要糾正，如果沒有錯，便要澄清，令社會不會因為一些報道內容得不到澄清，而累積不信任：對政府的不信任、對政治管治的不信任、對某個單位的不信任。其實這些累積起來，便是社會今天的怨氣所在。現時，政府往往採用迴避的態度，希望在有事發生時，任由時間沖淡記憶，便可避過一劫、避過責難、避過質疑，當作沒一回事。其實大家也知道，把問題掃入地毯底，不等於事情沒有出現，也不等於事情已經解決。如果將來有一件事重新發生，地毯底下的所有塵埃，也會重新揚起，最後受害的是香港社會、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其實，討論今天這議題是不會獲得多少掌聲的，但正如張超雄議員多年來的工作般，他所做的事情也不會獲得很多掌聲，但我相信今天這項討論是正面的，亦希望今天在席的建制派議員，可以察悉我們今天的討論並不是很政治化，而是想討論制度的問題。所以，我懇請他們不要輕易因為黨派、政治立場的原因，便輕易地投下反對票，我希望大家可以先聽一聽我們的理據。主席，不知道你昨天的晚餐有否吃到雞翼、排骨和芥蘭呢？這些名詞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只是飯桌上的食物，但不少曾經進出懲教所的人聽在耳裏，卻可能是一個又一個的惡夢。

參考去年年中一系列有關少年囚犯的報道，又或張超雄議員剛才的發言，便會知道這些名詞在監獄是各種體罰的代名詞。根據報道，如果囚犯稍稍做錯事，甚或可能完全沒有做錯事，只要懲教署職員喜歡，便可以隨時對在囚人士施以各種肉體或精神上的處罰。我當然不希望一竹篙打一船人，我亦不相信每位在懲教署服務的公務員，處事也毫無道理。可是，根據報道，在這些人身上發生的故事，亦確實是事實。主席，去年是懲教署改名35周年，署方的前名為監獄署，改名的目的就是希望把監獄由一個監禁之處，改為懲罰和教誨並重的地方。名稱更改了30多年，但管理層以至前線工作人員，又有否隨着改名而把思維與時並進呢？更使人擔心的是，如果接受傳媒採訪的50多位前囚犯所形容的情況屬實，明顯地，懲教署的名字可能改變了，但它的思維，最低限度是有部分人的思維，卻仍然停留在電影"監獄風雲"或"黑獄斷腸歌"的年代，這才是令人擔心的。主席，令人更難以接受的，就是懲教署對指控作出的回應。懲教署的回應也許與保安局局長剛才的回應相同，就是歡迎投訴人提供證據，盡快報警處理。主席，這番說話是官腔，而這種官腔聽在很多曾受這種苦的人耳裏，不但感覺很"離地"，而且相當難聽。彷如很多時候，議會內絕大部分的建制派同事也會說："不要爭論了，我們付諸表決吧"。其實，只要有基本常識的人，也可以想象到當一個人的自由和生活權利被剝奪時，他們又可以提供到多少有力證據呢？懲教署或局長，是否真的期望投訴人可以拿出自己被不合理對待時的閉路電視片段，以協助證實他們的陳述或申訴呢？主席，他們所講述的親身經歷，又有多少時候會被接納為證據呢？權力使人腐化，在懲教處所內，權力更加完全掌握在懲教人員手中。不過，時代已經來到21世紀的2018年，任何先進文明的社會也會致力改善囚犯權利，目的就是希望透過人道精神，讓曾經犯事的人對世界改觀，從而減低他們獲釋後重犯的機會。事實上，監獄環境越優良的國家或社會，它們的犯罪率反而越見下降。主席，這證明使囚犯恐懼、侮辱他們，或完全剝奪他們的尊嚴，以起阻嚇作用的這套管理思維，其實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了。主席，我們看看由張超雄議員和邵家臻議員草擬的"改善香港在囚人士權利及監獄環境建議書"，大至在囚人士的進修、再培訓，小至一對"白飯魚"、一部收音機，我們看到的是懲教署其實是社會的縮影，當中的確有很多問題，我們亦不相信可以一朝一日便把所有事情改變。可是，我們希望做到的是，既然我們遇到很多問題、面對很多疑問，便應該透過《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邀請懲教署署長或副署長到立法會，開誠布公地討論問題。透過我們看到的文件，當中反映的事實可能證明是我們有錯，證明我們只是片面之詞。我們只想透過公開程序、一個實際有法律效力的程序，容許公權力在陽光下，說服香港人即使在社會上最黑暗的角落、在社會上最沒有關注的角落，事情其實也不如我們想象般差。主席，我們希望不單在囚人士的權利會與時並進，同樣地，我們亦希望協助署方和前線同事，正如胡志偉議員剛才所說，我們也想協助香港特區政府保持威信。

我反對的原因，首先，我覺得這會否與有人濫用我們《議事規則》的程序，插隊提出議案討論，而且這只不過是他們"拉布"的手段，事實是議會正常運作真的受到影響。有數位議員剛才發言時均提出關注懲教署現時在運作上會否出現虐囚事件，以及提出建議。我其實很欣賞有議員關心在囚人士及懲教署的工作，對於他們提出的建議，其實我也有視察；至於張超雄議員的建議，我也有聽聞。我認為議會其實也有很多渠道讓我們討論，而非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來傳召官員到這個議會大廳被人"公審"。

我剛翻查紀錄，其實在2月7日早上，申訴部也邀約了政府部門、懲教署等開會討論關於這些投訴和一系列建議。我們相信，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其實也有很多不同渠道可以討論我們關心的議題。事實上，不同議員有不同關心的議題。由於早前議程上放上了許多這類譴責和傳召議案，以及早前不斷"拉布"——因為要阻止我們修改《議事規則》而"拉"了很久——我相信主席也知道，有很多議員真正關心的議題的議案已很久未作討論。例如，吳永嘉議員提出原訂於7月5日會議上討論的"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議案，我相信很多議員也關心香港未來在"再工業化"方面的發展，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此外，何啟明議員提出原訂於7月5日會議上討論的"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議案，亦是很多議員關心的議題；這兩項議案輪候至今尚未能討論。如果日後個個也利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動議的議案，其實是插隊的做法，因為如果我們要就某些投訴或建議，希望懲教署或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改善，日後有議員利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便可即時要求傳召官員，或好像今天這樣，甚至官員尚未正式傳召，我們已要求局長出席會議聆聽我們的意見。

我剛才也聽到有數位議員作出嚴重的指控。主席，我認為這些嚴重虐囚的指控，如果有人證、物證和證據，我覺得作為立法會議員，均應鼓勵這些人證舉報。據我所知，經過這段時間，根據媒體的報道，也有一些人士已作出正式舉報。我們希望執法部門徹查，如果真的有這些問題，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把事實公諸於世。可是，如果今天未有人證、物證而議員提出多項指控的話，我便覺得今天在這個議事廳沒有人為懲教人員說幾句話，對他們是十分不公道的。

有一次，我探訪女子監獄時跟一群女懲教人員傾談，我問她們為何會選擇這份工作。

她們認為在懲教院所的工作可以幫助在囚人士更生，令他們可以重新被社會接受是她們很大的使命，她們很感恩自己有這種機會可以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我當然很敬佩她們，但當我再問她們會否感到辛苦時，有很多人立刻流淚，說當然辛苦，怎會不辛苦呢？主席，我相信大家也了解到，在獄中工作並不容易，尤其是作為女性，有一位懲教人員對我說，她自己也身為媽媽，她每天也希望能救助獄中一些人士，但卻沒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她工作繁重，每天上班時間很長。我們也知道監獄與市區的距離較遠，而且在懲教院所內工作又不可以使用手機，所以在工作期間與家人完全無法溝通、聯絡。況且，懲教人員又經常被誤解，很多時候，她的朋友也不明白為何她要選擇這份工作。加上很多媒體或電影經常醜化懲教人員，好像凡是當懲教人員的人，便必定兇神惡煞、橫蠻無理、以虐待囚犯為樂，令她們感到很委屈，經常面對千夫所指。可是，她們很多已經在此工作多年，有些工作了10多年，有些更是20多年。縱使面對困難，薪金既不是特別高，工作環境也不是太好，但她們卻仍然堅持繼續做，她們告訴我，就是由於希望可以"救得一個得一個"。所以，今天當我聽到有議員講述懲教院所的情況，把囚犯說成是活在人間地獄，日日夜夜也被人虐待，卻一句也沒有表揚懲教人員的工作，我認為便是很痛心的。我會形容很多懲教人員也是無名英雄，因為他們默默耕耘，做很多人不願意做的工作，為香港的繁榮安定和法治的社會作出很大貢獻。事實上，香港懲教人員的更生工作也確實有成效，我們看到香港更生人士的重犯率一直下降。回看數字，在2000年是40%，在2014年更是26%，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如果我們只向他們作出指控，這便是不公平的。

當中提到在沒有真憑實據和親證的情況下，完全抹煞或抹黑所有懲教人員默默耕耘的工作成果，是否有欠公允呢？

就是因為在乎，因為當他們是兒子，才希望教好他們，希望他們可以重新做人。"最後，李牧師又指出，希望社會人士可以用心認識和欣賞懲教工作的意義及對整個社會的貢獻，在這個紛亂的世道中，讓囚者及為他們服務的懲教人員得到共識和解放。

所以，今天懲教署便是香港紀律部隊中流失率最高的部門。我們當然應該關心在囚人士，但在社會上、在立法會中，又有多少議員願意聆聽懲教人員的心聲，關心懲教人員的工作呢？如果我們無法招聘良好人才加入隊伍，又如何繼續延續薪火相傳的更生工作呢？所以，我今天聽到多位議員的發言後，便想提醒他們，投訴確實是有很多渠道，他們說不相信太平紳士巡倉制度，因為囚犯不會敢當面站出來，但我們是仍然有很多不同制度，有很多不同渠道可以申訴的。香港有平等機會委員會、申訴專員公署，而如果在囚人士寫信給議員和區議員，信件內容也是會保密的。況且，議員亦可以親自探訪、要求見面，見面內容也會保密。那麼，既然他們如此關心，是否可以再多做一些，行多一步呢？

然而，為何我又聽不到他們出來指控，反而看到李牧師走出來為懲教人員說話呢？我不敢說今天的投訴全部不是事實，我亦認為及絕對相信懲教院所的工作有改善空間，例如懲教院所經常也說要增設CCTV，希望增撥資源，有更多CCTV監察，便可以減少誤會和誤解。此外，我亦認為懲教署應該增強向大眾進行的宣傳和推廣，從而解釋他們的工作內容，使懲教人員可以更有尊嚴地工作。主席，最後，我想在此再次感謝一些默默耕耘的懲教人員，他們是香港的無名英雄，我亦希望所有在囚人士在他們的照顧下，可以成功遠離監獄，在社會上作為有貢獻的人......

主席，我是工聯會屬會香港懲教署懲教助理總會的會長。我剛才聽到同事提及他們接獲的個案。關於張超雄議員提出傳召懲教署署長及助理署長，就懷疑、懷疑有在囚人士被懲教署人員施以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作證，我剛才聽到他們說的例子，如果真有其事，我們一定要徹查。如果有懲教署人員作出他剛才說的行為，真的對在囚人士施以酷刑及殘忍、不人道的待遇、又或作出侮辱囚犯的行為，這一定不能接受。我們希望如果警方接獲有關舉報，一定要嚴肅處理，清楚徹查。但是，我聽了很久，又曾在新聞報道看到一些故事，我心想有何方法處理，如果真有其事，我們如何幫助這群正被人殘酷對待的囚犯？如果單靠張超雄議員今次提出傳召署長，又能否達到效果？

如果真的要幫助這些囚犯，我希望有關社工或有關人士接獲這些個案時，請他們幫助那些當事人、那些聲稱受不人道對待的囚犯，鼓勵他們有勇氣站出來舉報。我也希望保安局局長在此責成警方嚴肅處理和徹查這些案件，如果真有這些冤案時，可以調查出來。

這樣我們的社會才可以找到公道。單靠傳召署長，然後在會上各有各的說法，其實不會真正幫到有需要幫助的人。我希望同事們用心幫助他們。

如果真的有發生這些事情，可能會有更多囚犯受不平等或不公道的對待，那麼及早舉報會否更好？因此，我們希望不要以傳召這方法，我覺得這不是助人的有效方法，如果真正要助人，應如我剛才所說提出證據舉報他們。

我們的總會內有很多在懲教署工作的同工，其實他們都很想有人舉報，他們不害怕有人舉報，如果你們找到一些個案，請舉報。

我擔任立法會議員後，亦曾以議員身份探訪1名囚犯，以協助他處理私人事務。

既然局長也在席......其實有很多同事本身也是太平紳士，包括我自己，我們也曾探訪監獄。如果我們想透過探訪與囚犯見面，令他們有機會表達意見或作出投訴，總之讓他們提出意見的話，其實無人敢於在那個場合發言，是不會有人發言的。

至於是否真正有助處理囚犯的意見，我反而覺得值得我們深思，究竟這種運作是否仍有需要？

主席，我不會花掉我全部的發言時間，不過我最想說的是，我們覺得以傳召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並不能真正幫助那些聲稱遭不人道對待的囚犯，因為真的要靠他們自己有勇氣走出來舉報。舉報不單可將那些真正做出不應做的非法行為的人繩之於法，更重要的是，可以還懲教署同事的公道。

主席，我反對張超雄議員的議案。

我剛才花時間聽了多位議員就今天這項議案的發言，發現有些泛民同事說得繪聲繪影，指懲教署內有虐囚情況，又或提出其他種種對懲教署的指控。

我當然明白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須監察政府的運作，如發現懲教署做事不濟、不按規矩辦事，又或出現虐囚或各種不合規矩的做法和情況時，我當然也認為有需要而且必須跟進。但是，主席，正如我曾指出，在現有渠道下，其實已有不同方式可跟進和處理這些針對懲教署的投訴。

如投訴人對投訴調查組的調查結果感到不滿，可循投訴上訴委員會作出跟進及上訴。

我只想指出，如泛民同事認為有需要跟進懲教署工作不濟、不按規矩做事或虐囚個案，我也認為有需要跟進，但現時其實已有途徑可以處理，而在懲教署本身的體制內，亦有投訴上訴委員會及投訴調查組等可作出跟進。因此，我認為在這些現有途徑下，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是現有途徑是否完全無法解決現時所見的個案？

即使有十分嚴重的個案，我認為也可透過現有途徑，甚至進一步透過傳媒的監督和監察，有機會作出跟進。相反，若按照張超雄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即時傳召懲教署署長到立法會席前處理事件，首先，我認為在程序上是否不應一下子跳到這一步？如果我們可以循其他途徑處理，又或應該先啟動程序作出處理，那便不應一步到位，突然傳召懲教署署長前來解說或處理有關個案，這在程序上亦未必合適。

我主要想提出的是，在張超雄議員這項議案後，亦緊隨有6至7項類似的議案，提出傳召不同官員就個別情況或個案作出解說。

泛民同事提出多項傳召官員的議案，其實大家也明白其客觀效果是要阻礙後面多項本來需要處理的工作。如果提出這些議案能浪費我們的時間，或許可達致他們認為需要達致的目的，我對此不作猜測。

若要議會真正回復較正常的運作，以便真正在議事廳內更有效能地處理較迫切的民生工作，相信我們在議會內仍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包括不贊成張超雄議員今天突然提出，要求懲教署署長前來答辯及處理有關懲教署的投訴的議案。

我嘗試簡單解釋。第一，懲教署與其他紀律部隊的制度有少許特別之處。

事實上，那效果或效率未必可以明顯達到大眾的期望，但最少也有一個機制能夠說服大部分香港人。

但是，如有這個內部機制，則至少可說服家屬或囚犯的朋友，當他們有不滿、不明白或有疑難的地方時，也可以作出投訴。

因為，我會認為這方法不一定是印象上，認為署長要來到交代任何情況。當然，在去年或這段時間，比較多社運人士因為政治檢控而坐牢，因而在獄中有親身經歷，他們在獄中有些控訴和體會，從而在社會有更多聲音或令大眾傳媒聚焦，我相信大家是會明白這個現象。但事實上，既然制度本身有第一種缺陷，為何我們不能令懲教本身的制度更透明？

第二，以警察的監管制度作為比喻，最少警察有《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可稱作有一個外部監察機構，有委員會可以獨立接受或處理關於警察比較嚴重或比較富爭議性的投訴事件。

既然如此，為何我們不進一步完善制度？當然，我明白我們可以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或保安事務委員會進行相關討論，但要改革整個懲教的制度，我不認為一兩次委員會的議程能夠處理。主席，我嘗試在此多說少許我的親身接觸的案例。當然，我明白這裏不是處理獨立案例的地方，但這些案例反映了我剛才所述的情況，即因為在制度上，令大家不了解，甚至造成爭拗的問題。

因為我們無法知道相關機制或進行投訴。

因為當時的案主是獄中囚友的父親，他聽到一種說法，就是他的兒子不單會失去性命，其腎臟當晚甚至大量出血，懷疑被人施以暴力，可能要切除整個腎臟。當時的案主在當天曾到3間警署求助，是3間警署報案，而3間警署當值警員的回覆中，其中一個很過分，就是叫他找懲教署署長求助，跟進這宗案件。

我覺得這不重要，大家來到香港便應受到基本人權保障，於是我召開記者招待會。

他說了那句話後，警察便說："no case"，不會再跟進。

我認為這些方法和措施有助家屬、朋友或社會大眾探望時，情況可更進一步。

主席，你和我及大家也明白，是何君堯議員，他好像是太平紳士，是嗎？

有人會說這是基本工作，至於在制度上，我們能否令大眾更了解究竟懲教署發生甚麼事呢？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就這些情況，我和你也能理解，因為在一個政府部門，尤其是香港較為特別，設有所謂政務主任的部門，如果有一位新AO到懲教所工作，他既不是"紅褲子"出身，也不是懲教署內考核擢升，他要立威的話，可以怎麼做呢？由於組織管理本身欠缺監管，不設內部投訴機制，變成有不同"山頭"在不同監倉內有各自一套執行的規則，連帶令到囚友的基本權利受損。

可是，囚犯本身有基本權利，可以涉獵他們希望能夠在這個制度上盡量容許的知識。最後一點，除了整個組織內部或機構管理外，事實上，亦有案例讓我們看到，懲教署會否與其他政府部門在監倉內的互動或運作出現溝通上的問題呢？

所以，主席，我當然不會認為提出這項議案便能解決問題，但最少可令公眾更明白整個懲教制度的缺憾。

主席，張超雄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目的，是要傳召懲教署署長及助理署長來立法會就一些在囚人士的指控接受質詢。我在發言前先要強調一件事，所有政府部門及所有公職人員，如果他們做得不好，有行政失當或有違規違紀的行為，便必須受到批評，亦都必須要改正及接受處分。懲教署當然不例外。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基本的事實，連提出這項議案的議員也說是"在外面聽到的"，我們是否有必要根據這個在外面聽到的信息，而傳召部門首長到立法會呢？我留意到很多泛民主派同事引述的一些虐囚個案，都是來自某個媒體的報道，當然，他們已經說了很多，我亦不會重複。

但是，我也同意局長剛才所說，如果真的發生這些事情，除了向媒體披露外，更重要的便是向執法機關舉報。我相信香港的執法部門一定會認真及嚴肅處理。

主席，我亦想藉此機會回應剛才有份發言的泛民主派議員的一些言論。我這兩天也很少贊同毛孟靜議員，不過她剛才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都是事實。她剛才說她也探訪過監獄，也認為各方面都OK，這句說話我也有同感。第二，胡志偉議員剛才說，在囚人士得不到申訴，我覺得是不正確的。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在申訴部當值時，也處理過一些在囚人士提出的投訴，我亦有指令過秘書處職員跟進，而秘書處職員亦很認真地處理。

第三，我要回應的，就是鄭松泰議員剛才說，太平紳士制度沒有用。我記得有一次，我約了一位太平紳士朋友在下午1時午膳，等到2時半，他還未到，他的秘書一直通知我他在途中。

我不是用這個例子來說赤柱監獄有很多處理不善的地方，而是要告訴議員，現時的太平紳士巡視制度是有用的。囚犯如果覺得受到不公道的對待，在太平紳士巡視期間，他們可以提出申訴，而太平紳士亦必須認真處理。就這些情況，我問過其他在太平紳士職位之上的人，他們亦同樣遇到。所以，如果說現有向太平紳士申訴的制度沒有用，我覺得似乎不是一個事實。主席，我當然不反對改善在囚人士的福利，因為我覺得他們必須得到人道的對待。但是，這項要求與傳召懲教署署長和助理署長來立法會，似乎沒有直接關係。我亦引述楊岳橋議員剛才的發言，他也不相信每位懲教人員都有問題，簡單而言，其實他也認同懲教署的工作是正面的。只是如果有問題，可能真是有一些害群之馬，絕對不是好像一些議員所說，有一個虐囚的文化存在。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個別的虐囚情況，最佳方法都是報警。我知道張超雄議員特別緊張在囚人士的福利，我亦很尊重，所以，我留意到他不單在我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內提出要討論這項議題，他在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中亦有跟進，亦親自巡視過這些監獄。我亦知道立法會申訴部在未來一兩星期，亦會開會跟進。所以，既然我們已經循數個渠道在跟進，我們今天是否有需要傳召懲教署署長及助理署長來立法會呢？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張議員今天提出這項傳召議案，在時間上不是太好。如果他在其他時間提出要求傳召懲教署署長來跟進，大家可能會覺得，他因為在數個途徑也碰壁，所以一定要傳召懲教署署長。但是，他現在與其他議員一起提出8項議案，要求傳召8位官員，大家便會有一個疑問——或許這只是我的感覺——究竟他是否真的要處理這件事，還是為了"拉布"或做其他政治動作呢？

所以，我在此重申，我們現存的制度有很多途徑，可以跟進在囚人士的福利事宜，我不覺得現在有需要傳召懲教署署長或助理署長來立法會進行公開質詢。

此外，我亦了解到懲教署着力與社會各界持份者建立夥伴關係，為更生人士提供支援，亦與不同僱主、商業組織和法定機構合作，為釋囚尋找工作，讓他們盡快投入社會。因此，我所了解的懲教署人員的工作情況，可能與一些議員同事剛才提及的印象有點不同，但我會從一個中立的角度來審議這議案。張超雄議員今天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議案，我相信他的目的是為了替某些囚友的投訴，尋找真正的解決辦法。葛珮帆議員剛才發言的時候指出，8位議員於2017年12月28日在立法會申訴部聽取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申訴，我是其中一位議員，而動議本議案的張議員當然亦是其中一位。

對於一些昔日囚友提出的個案，其實議員當天已提出一些關注及跟進。

團體提出的事宜，根本不是單單懲教署可以解決，其中有些涉及保安局的整體政策，亦有些應該由警務處跟進；有些與懲教署的醫生有關，可能要由衞生署跟進。此外，團體代表提出了一些指引。就此，議員要求他們提供具體資料及簽署同意書，以便與政府當局舉行個案會議的時候跟進。議員在會面時亦表示，如果團體代表懷疑或聲稱有懲教署職員收受利益、接受賄賂、以權謀私、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涉及毆打、恐嚇等指控，他們應分別向廉政公署及警方提供資料，作出舉報。主席，我在此申報，我是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亦是保護證人覆核委員會小組的委員。

因此，我十分認同數位建制派議員剛才發言時所提出，如果我們要更聚焦處理張超雄議員想幫助囚友的事宜，傳召懲教署署長或助理署長是否最好的辦法？還是利用現有更有效的機制會更好呢？

主席，我簡短發言，就是要表明不支持張超雄議員動議的議案。我希望透過立法會現有的機制，對事件進行深入探討後，再找出更有效的解決辦法。

主席，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張超雄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動議的議案，傳召懲教署署長及懲教署助理署長到立法會席前，就懷疑有在囚人士被懲教署人員施以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作證及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主席，首先，我想回應建制派同事剛才指這是濫用程序的說法，他們認為在其他會議討論，包括保安事務委員會或申訴部，也可以收到同樣效果。大家可能沒有認真細閱張超雄議員這項議案的措辭，當中要求署長在前來立法會回應質詢的同時，也要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主席，這正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十項賦予立法會傳召的權力，可要求署長帶同文件到立法會席前。

主席，陳克勤議員剛才的說法可圈可點。

舉例而言，根據由同事整理2016年的數字，由投訴調查組展開調查的個案有120宗，由投訴調查組監察所處理的個案有44宗，由投訴調查組處理的求助/查詢個案有181宗，全部合共345宗。這是全港各個監獄在1年內接收的投訴個案數目。不過，有一點很特別，就是由懲教署投訴委員會批簽通過投訴調查組的調查結果有113宗，但證明屬實的是零宗。由於設有投訴機制，所以有數百人提出投訴，但經調查後卻只有零宗實屬，而投訴個案一般都屬於"未能證實"或"無法證實"的類別。

再加上官員前來立法會，並不會提供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只有由保安局代寫的一些官樣文章，但基本上都沒有回應議員的問題，亦沒有實質回應張超雄議員這次提出的各項要求，結果議員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表述意見。

這完全不是公審，而是將市民關心的問題，透過立法會這個正式的渠道處理。

如果這項議案不獲通過，無法啟動一個真正有效的機制可以實實在在提供文件，讓質詢或對話在有原材料的情況下發生，我相信建議的"監懲會"將會成立無期，因為按照目前政府及保安局的態度來看，只會將這項建議放進雪櫃的最深處，然後置之不理，任由現時互相批評和不斷投訴的情況持續下去。

在現今社會，這些刑罰簡直可以被稱為酷刑，包括"雞翼"、"刨冰"、"芥蘭"等。囚友說這些都是"賤招"，有些囚友甚至耳膜破裂，永久損失聽覺。我們都覺得難以相信，今時今日的監獄或懲教院所竟然還有這種情況。懲教署署長或懲教署人員或說，這可能只是少數害群之馬的行為，但問題是，少數害群之馬這樣傷害他人也屬違法行為。

大家可以想象，這些囚友，特別是少年犯基本上孤立無援，他們在監獄內"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有些少年犯也沒有人探望，可能因為他們來自破碎家庭，沒有人理會。

很不幸，很多調查個案會交回投訴警察課處理，這是不理想的。

我早前接觸過一些曾在監獄內被懲教人員毆打的囚友，他們出獄後告訴我，監獄內很多地方沒有閉路電視，一些醒目的懲教人員如果想毆打囚友，會在閉路電視拍攝不到的地方毆打他們。數年前曾發生一宗致命案件，一位從台灣來港的人士在監獄內被毆打致死。

如果保安局能夠設法解決這些問題，議員怎會利用議會時間提出這個要求？保安局和政府有沒有設法令懲教機構內的囚犯獲得較人道的對待？

每一天都有人在監獄和懲教院所施行私刑和酷刑，我不想談論個別例子，但我想提述一則有關黃之鋒的報道。

監獄內的囚犯都是十惡不赦的人嗎？曾經入獄的有曾蔭權、許仕仁，還有很多警司、總警司、貪官等。

監獄除了保護權貴囚友以外，有沒有公平對待所有囚犯？有沒有制度令私刑受到正視，也令幕後黑手，無論官階多高均要接受法律制裁？

主席，剛才郭家麒醫生的說法很明顯印證了我原本的想法，即這項議案根本是幫助某些人士報仇。

一般而言，香港警務處、消防處、政府飛行服務隊、香港海關或入境事務處可透過不同的工作，在市民面前立功，提升他們的正面形象，甚至可透過電視劇說出他們的遭遇，令市民對他們有好感。

對懲教人員而言，只有負面的新聞報道，而沒有可以提升他們在市民心中形象的方法，令懲教工作困難重重。

根據早前《東方日報》報道，我們知道議會內有部分人士利用職權，不斷到監獄探訪，希望令某些人士可以減少在囚時間。如果我們今天贊成這項議案，會令懲教工作更難以展開。監獄內除了有議會內某部分人士的朋友外，還有很多誤入歧途的青少年或普通市民。

所以，現時在立法會處理這件事，根本是一項干預專業及干預紀律部隊的行為，我極不認同。

對於一般學生，老師的一些懲罰或教育方法只要不是太過分或違反法例，我們是否一定要干預老師的專業判斷？尤其是在立法會這個充滿政治性的地方，我們應否干預懲教人員的判斷？將一些相對專業的行為帶來這個政治的地方加以干預，對事情沒有幫助，令在囚人士更難透過懲教工作自力更生，在出獄後再融入社會。

透過相對透明的審判而被判入獄的人，市民可以看到他們是否真的犯罪。

我不希望香港社會日後變成一個黑白顛倒、是非不分、指鹿為馬的社會。所以，我反對張超雄議員的議案，希望市民還懲教署一個公道。

主席，我發言反對張超雄議員提出傳召懲教署署長及助理署長到立法會作證的議案。我聽了多位反對派議員就懲教署如何不友善，甚至殘酷對待在囚人士的指控，我實在不能認同及支持，因為過去我一直透過探訪活動和法律工作，與部分在囚人士保持接觸。

希望大家可以聽到更多事實，作出更全面的考慮。我近期的確接獲在囚人士的求助，包括他們在獄中寄出的信件不能夠成功寄送到收件人手上。我曾就相關個案致函署方，要求跟進及回覆，署方就每宗個案一一回覆。就在囚人士信件郵寄的問題，署方表示，署方鼓勵在囚人士透過書信與親友及外界保持聯繫，並於各院所內適當地方設有信箱，供在囚人士作投寄信件之用。一般而言，在囚人士寄出或寄予在囚人士的信件均會在下一個工作天寄出或派送給在囚人士。此外，為了維持監獄內的保安、秩序及紀律，懲教人員可按規定，截留致予某在囚人士或由某在囚人士發出的信件，並須以口頭或書面通知該在囚人士截留該信件的理由。我認同懲教院所需要有機制處理在囚人士收發信件。當然，如果在囚人士在收發信件方面遇到任何問題，可以向我或其他議員反映，我相信署方會按機制逐一跟進處理。我所反映的個案已經獲得處理，亦沒有類似的問題再發生。我相信任何機制均會有改善的空間，懲教署在對待在囚人士方面的相關機制也不例外，最重要是懲教署在接獲有關投訴，或有議員向署方反映在囚人士遇到的問題時，署方有否即時作出跟進及適切的修正。所以，我全力支持懲教署與各界持份者攜手創造更生機會，並通過社區教育，提倡守法和共融觀念。主席，懲教及更生工作值得社會支持，我曾經在媒體專欄撰文講及一位被判囚終身的人士在獄中克服種種困難，不斷進修及自我增值。這位在囚人士能夠在學習上取得優秀成績的同時，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從中學習並尋找到希望，思考自己的過錯，找到自己的價值。除了在囚人士本身的努力之外，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學術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加強學員的基本知識，協助他們掌握工作技能，改善人際技巧，重建自尊及自信，培養正確的人生態度，從而重新融入社會。我認為懲教署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值得大家繼續支持。主席，我與其他市民一樣，非常關注在囚人士的福利及有否受到殘酷對待的問題，但我更關注懲教署的更生服務是否做得足夠、到位，能否有效協助在囚人士改過自新。我希望更多市民能夠支持及認同懲教署的工作，繼續提升及加強懲教和更生服務，讓更多在囚人士能夠在獄中自我反省，改過自新，為未來重投社會、貢獻社會作出準備。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傳召懲教署署長及助理署長的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認為部分議員剛才對懲教署的指控，內容並不簡單。

關乎囚犯的事宜，我們認為應交由立法會內負責懲教署事務的委員會討論。說到底，我們不認為議案對機制處理的相關指控合理。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首先我要說清楚，我們要求引用《基本法》傳召懲教署署長及助理署長出席立法會，並提供有關的文件，並不代表我們認為所有懲教人員均玩忽職守、虐待囚犯。

懲教署一定做了很多好事，幫助了很多囚友更生，我對此毫無疑問。

我亦得知有兩位前少年罪犯，不單具名還提供照片，指出他們當年的被虐經歷，亦令我感到非常難受。

最近被判有罪的朱經緯是總警司，經過司法程序，證明他做錯事，他也被判入獄。這是否等於整個警隊都犯錯？警隊過去多年當然有很多貢獻。沒有警察，如何維持治安？

是否所有警察都必然專業、果斷、盡忠職守？有問題出現時，我們就要調查，把問題放在太陽之下。兩年前警方在美田邨錯誤拘捕一名智障人士，我當時與當事人向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向警察投訴課投訴，警方作出調查後交監警會跟進，監警會因為不滿意結果，因此再進行調查，最終對6名警員作出12項指控，包括玩忽職守、濫用職權、捏造證據、行為不當，全部屬實。對於這種事件，我們是否不應投訴，而投訴便會抹黑警方？

整個投訴機制、調查機制都是自己人查自己人，警方至今仍是如此，但起碼也設有監警會。

整個過程可能只增進太平紳士的知識，但對囚犯卻起不到實際幫助。現時太平紳士的監察制度，的確有很大缺失。聯合國在2016年已建議我們成立一個獨立機構，進行有效的太平紳士突擊巡查行動。

我們從來沒有抹煞懲教署過去的貢獻及今天的努力，我們亦非常明白懲教人員面對人員流失、工作時間長及工作地點偏遠等困難，我們認為全部都要改善。

剛好相反，我們希望在太陽下，將整件事開誠布公。

第二項議案：梁繼昌議員要求傳召警務處處長於2018年1月24日及31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而動議的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在2010年至2016年期間是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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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這項議案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動議。這兩項條文賦權立法會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以及可在有需要時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這項議案動議傳召警務處處長於2018年1月24日及2018年1月31日到立法會席前，就警方購入水炮車作行動用途的計劃作證及出示有關下列事宜的文件，包括警方購入的水炮車的性能、警方購入水炮車所發射的水柱的衝擊力及對人體的影響，以及警方使用水炮車的指引及注意事項。主席，回顧警方提出購買水炮車的建議......其實，在上屆立法會會期，警務處已於2015-2016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購置3輛"人群管理的特別用途車"，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水炮車"。

主席，這3輛車總值2,700萬元，如合組成為一個項目，此項目必須提交財務委員會討論。

水炮車作為警方用於管制遊行集會的武器，市民有權知道水炮車的基本資料。這樣既能保障市民，亦能保護執法人員。

文件又指出，水炮裝置無法針對個別人士施行攻擊。

現在回顧一些外國使用水炮車的個案。在德國，曾有水炮車令示威者致盲的嚴重個案。

在這宗案件中，警方涉及違反水炮車的操作指引。事隔兩年，涉事的4名警員，包括當時的首爾警察廳廳長，均遭起訴，被控以疏忽殺人罪。當然，這是很個別的個案，但我必須指出，水炮車並非一般的人群控制器材，而是在特定情況和環境下足以致命的武器。

水炮車作為警方管制遊行集會的武器——是武器——可以令人嚴重受傷甚或死亡，市民絕對有權知道水炮車的資料，以評估自己日後參與遊行或公眾集會所面對的風險。

我不認為建制派議員或其他議員有任何理由可反對這項議案，因為此議案建基於公眾知情權這項最基本的原則。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繼昌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梁繼昌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動議議案，要求警方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文件、簿冊或紀錄。副局長剛才的發言予人一個印象，就是水炮車是很簡單的事物，不需理會。此外，我留意到他表示回歸以來公眾集會和示威越來越多，他說得對。回歸以來，為何有這麼多事情發生？因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這20年間越來越失色。他剛才提及2014年的79日佔中。他不會不知道，亦不要假裝不知道，佔中發生是由於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否決了香港有真正的普選。

當然，有個別人士包括警方人員違反法例，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即使政府——不論是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利用警察加強打壓，甚至動用重型武器或車輛進行打壓，社會亦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加和諧。

當警察願意成為統治者或成為一個試圖以威權鎮壓市民的政權的工具，警察便會墮入一個無法擺脫的圈套，只會更惹市民討厭。正如梁繼昌議員剛才所說，水炮車絕對不是將人的身體淋濕而已。

水炮車殺人，並非新鮮事。一如梁繼昌議員剛才所說，在2015年11月14日，南韓有一名農民白南基先生因為爭取權益，被韓國警察的水炮車水柱擊中頭部，10個月後傷重不治。

第一，我們並無相應法例可據以正確地提出檢控。

我翻查過水炮車的歷史。水炮車是在1930年代於德國開始使用。

雖然製造水炮車的大多是歐美國家，但購買水炮車的則多數是非洲和亞洲國家。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該等非洲和亞洲國家均希望或正在實行強權、威權或獨裁統治。

2014年，烏克蘭政府用水炮鎮壓示威者，導致一位被擊中的市民出現肺炎等併發症，隨後在極低溫度下死亡。

兩年前，倫敦市市長在公眾反對下購買了3輛二手的水炮車，英國內政部至今仍不准使用。

政府不仁不義，沒有履行在香港落實普選的責任，卻尋求人大釋法，令香港人極之憤怒，走上街頭，最終導致79日佔中。政府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讓香港人有普選，反而採購水炮車，繼續用強權威嚇和鎮壓。難道它想香港與大量購買水炮車的非洲國家或極權國家看齊？香港是亞洲國際城市，政府主張依法治港和謹守《基本法》。

人大釋法，奪去香港的普選權，才導致79日佔中。

代理主席，我今次的發言當然是支持梁繼昌議員的議案。我在正式發言前想表達，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及十項提出議案，要求官員作證及出示文件，本身在政治上不存在太強烈的立場。

過去未曾提出類似議案，不應構成否決這項議案的理由，在席的每位議員也應該審視我們的理據是否充分，繼而再作決定。針對水炮車方面，當然不會沒有爭議，代理主席。早於2016年1月，已經傳出警方斥資2,700萬元招標購買水炮車的消息，警方表示希望多一項武力上的選擇，以處理群眾示威。實際上，處理群眾示威，水炮車好比群眾管理車。市民會很合理地提出質疑，究竟水炮車，或警方美其名稱為"人群管理的特別用途車"，對於市民的影響有多大。我們自然也會比較，相比警方現時擁有的其他選擇，包括警棍和其他類型的武器，水炮車是否更有效，效用較大或較小。在2015年，前任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電台訪問時，形容使用水炮車驅趕群眾較警棍造成的傷害少，因為示威者最多只是濕身或滑倒。

警方於2015-2016財政年度，要求政府撥出2,700萬元添置3輛防暴水炮車，目的是增強警隊的武力，以處理未來社會運動中可能出現的激烈場面。當時政府將這筆撥款與財政預算案捆綁處理，一併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令當時的審議時間大為縮短。

當時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曾經公開表示，警方每年均會選購特別用途車輛，而今次購買的水炮車，亦屬特別用途車輛，而根據警方的財務規定，特別用途車輛若每輛不超過1,000萬元，便無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我在此順帶提出強烈譴責，以表示我的不滿。代理主席，警方購買水炮車，引起很多爭議。支持者會說，水炮車能有效控制大型或持續公眾集結而可能導致的違規行為，幫助警方驅散作出暴力衝擊的示威者。

這是警方強調購買這些車輛的好處。此外，剛才副局長亦提到，水炮車亦可以噴出顏料，以識別違法者。

更有人說希望讓這種武器當作一種"看門口"的工具，只要示威者能安分守紀，不衝擊、不挑釁警方，便無須出動水炮車。不過，我想指出，很多時示威者作出所謂"衝擊"行動，很多時是警方挑釁所產生的後果。如果想減少示威者衝擊的行為，請警方也多做工夫，不要挑釁他們，這才是最重要的。不過，水炮車的威力真的不容忽視。

人都死了，有甚麼可以補償？

即使可對濫用水炮車的警員作出懲處，但對傷者而言，其所受傷害無以彌補，所以我覺得不能這樣考慮這個問題。此外，我們知道香港所用的水炮車，較韓國所用的有很多不同之處。香港的水炮車無論儲水量、車頭的水炮數量等方面，均較韓國的強。

在2015年，英國內政部公開英國防衞科技建議委員會的醫學聲明，明確指出水炮能對人體造成嚴重損害。

群眾被水柱擊中後，身體可能會撞向硬物以致造成損害。

在2016年，聯合國和平集會與結社自由權利問題特別報告指出，水炮會造成嚴重創傷，執法機關在使用水炮後，群眾往往會視之為執法機關對群眾的攻擊，使雙方情緒更為緊張。所以，水炮車能有效阻嚇和驅散群眾的說法並不成立。國際特赦組織也說過，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訂明，執法人員應避免使用武力，即使無可避免要使用武力，也必須出於必要、合理和符合比例的原則。當中第13條訂明，在驅散非法而非暴力的集會時，執法人員應避免使用武力，或在實際無法避免時應將使用武力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

所以，今天的議案非常有用，希望政府盡快發出使用指引，表明哪些人才能使用，並要接受公眾監察。

有時我們想與這些"泛統"議員傾談，他們卻拒絕，但又喜歡在議會提出這類無聊問題浪費時間。

他們利用我們的寶貴時間來做這些無聊事，我們不妨在無聊中製造一點幽默。是否幽默見仁見智，不過最低限度我的選民希望我在議會做實事。

多謝梁繼昌議員動議這項議案，要求警務處處長就購入水炮車一事，前來立法會交代我們所要求的資料。

立法會正在討論很嚴肅的事情，但面對何君堯議員這種人，認真便輸了。我想請各位市民和建制派議員以事論事，不要支持何君堯議員的怪論、歪論。

就是要求政府清楚交代水炮車的性能和指引，我們認為不論是議會或香港市民，均有權獲得這些資料。前警務處副處長黃志雄承認，和平佔中觸發警隊決定購置水炮車。

根據外國的經驗，水炮車確曾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命損傷，而最嚴重的甚至是死亡。由此可見，政府當天指水炮車不會造成嚴重傷害，是其對水炮車的認知和事實之間有極大差距所致。根據政府招標文件所載列的要求，水炮車各支水炮的水壓最少有1,000千帕，射程最遠可達50米，每分鐘的射水量最少1,200公升。除可混入催淚煙水，亦可以噴泡沫，連皂液也可省掉。

事實上，警方在使用武力對付示威者時，必須遵守兩項原則：第一，要保障示威者的基本人權，包括在使用武力時須有合理原因，而所使用的武力亦須合乎比例。

即使執法人員無可避免要使用武力，亦必須把武力限制於最低程度。舉例說，如果示威者手無寸鐵，只是口角，警方便不能夠使用不合比例的武力，包括開槍或用警棍追打他們，否則便會超出所需的武力比例，這只是一些基本常識而已。這次警方購入水炮車，背後的原因是和平佔中。

當時，南韓警方被指違反水炮車的操作指引，包括不得射向任何人的胸部或以上位置，亦不得向在10米範圍以內的人士施放每分鐘1,000轉功率的水炮。

南韓警方最終被成功檢控，原因是政府公開了使用水炮車的操作指引，讓市民和媒體可以在陽光下監察。結果，法院是從當地律師公會和公民媒體所拍攝的紀錄中，得知警方在只有七八米的距離下，向事主頭部射出每分鐘2,500轉至2,800轉功率的水炮，因而成功作出檢控。香港警方至今仍未交代3輛水炮車的細節，更借助一道"護身符"，即有關守則及操作指引屬警方行動部署細節，拒絕公開更詳盡的資料。當局理應效法英國及南韓，向公眾公開操作指引的內容，讓大家知道警方在甚麼必要情況下才可以使用水炮車，以及在操作水炮車時，有甚麼措施可以保障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包括水力限制、發射距離、水炮可射的部位等，以免對示威者造成不合比例的傷害。事實上，並非所有建制派人士都像何君堯議員那樣，民建聯也有人會說人話的。前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便曾向傳媒透露，警方曾經承諾在立法會交代有關水炮車的操作指引，但現時當局卻反口，指有關指引涉及警方行動部署細節，不便公開，這實在是欠立法會一個交代。事實上，只要知道水炮車的型號，民間人才濟濟，其實很容易便能找到水炮車的性能、裝備及水炮發射功率等資料。如果再到其他也有購買相同型號水炮車的國家搜尋其操作指引，亦絕非一件難事。有民間團體已輕易找到部分型號水炮車對人體影響的醫學文獻，甚至連數據也有。

主席，香港的道路狹窄，而道路兩旁亦裝有欄杆甚至鐵馬，所以如果警方在遊行集會示威時出動水炮車射向人群，便很可能會有人撞向欄杆或鐵馬，這是相當危險的。現場除了有年輕力壯的青年人外，也可能會有小朋友、孕婦及長者，甚至傷殘人士，他們面對的風險自然更高。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指出，胡椒噴霧固然"無眼"，但水炮更加"無眼"，完全不會分辨哪些是旁觀者、示威者或記者。因此，在使用水炮時，究竟如何在顧及新聞界的採訪自由之餘，亦能兼顧各人的安全？

大家可能也贊同這種看法，但從一些示威者的角度，過多鐵馬就是對示威者的挑釁。

這對雙方非但不是一種保護，反而會製造不必要的衝突。究竟水炮車應於何時進駐現場戒備？是否應該根據警方就遊行示威集會申請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的人數來釐定？

警方是有必要交代水炮車於何時投入服務，以及在甚麼場合才會考慮出動水炮車，以免引起示威人士的恐慌及不必要的憂慮。因此，我支持梁繼昌議員的議案，要求傳召警務處處長交代新購入的水炮車的性能、操作指引及對人體的傷害。

主席，我發言反對梁繼昌議員動議的議案，不贊成據此傳召警務處處長前來立法會解答其問題。反對的原因很簡單，我首先會討論程序問題。主席，我今天聽到多位泛民議員表達對於警方購入水炮車的憂慮，特別是對水炮車如何運用感到擔憂。

但是，我同時想指出，就這方面的憂慮，他們如欲進一步了解水炮車的詳情，是否可循立法會的其他渠道處理？

我認為沒有必要為了這個議題而勞師動眾，突然要求警務處處長前來立法會作出解說。這項議案如獲通過，繼而傳召警務處處長前來立法會出席特設環節解答問題，我覺得真是"無嗰樣整嗰樣"，因為尚有其他渠道可以要求當局回應。

主席，第二點是關於水炮車的運用，我對此有些個人看法。今天，我聽到多位泛民同事一面倒地表示擔心水炮車可能危及示威者的安全。

自從非法佔中後，我們看到社會上激進的抗爭行為逐步升級，包括發生了旺角暴動，當時更有人投擲磚頭。

有人考慮他們面對的生命危險或受傷風險嗎？

大家更要留意，在這些大型示威抗爭中，甚至曾有示威者以尖銳的長傘作為攻擊物，亦曾出現長竹，更有人硬闖或以硬物襲擊他人，有時候亦會推倒鐵馬。這些情況往往是在警察與示威人群近距離接觸時發生，很容易造成受傷風險。

我對水炮車的了解有限，只能上網用Google搜尋相關資料。

在示威中近距離的身體接觸，加上我剛才提及的攻擊物和推鐵馬等行為，真的很容易令警員受傷，示威者本身亦有機會因為誤中副車而受傷。

我認為可以求取平衡。

由於時代演變，加上過去種種事情，我們今天才有需要考慮以下事項：第一，引入水炮車，而此事其實已經完成；第二，將來如何運用這些已購入的水炮車。我希望大家能夠看清此事的來龍去脈。我再次強調，如果大家對於水炮車的運用未有充分了解，因而希望索取更多資料，我能夠明白，亦知道大家有此要求。

大家經過各種途徑聽取當局的解釋後，便可釋除自己和公眾的疑慮。

主席，我再三重申，立法會的工作和時間應當妥善安排。

如果花了這些時間，我們便少了時間處理其他更迫切的問題。我希望立法會能夠妥善並有效地運用時間，所以我發言反對梁繼昌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不贊成傳召警務處處長前來立法會解說。
主席，我發言反對梁繼昌議員動議傳召警務處處長的議案。梁議員的議案要求處長解釋關於警方購入水炮車的相關細則，我覺得並無需要。主席，香港社會保持安定繁榮，罪案率維持在很低的水平，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就此警隊應記一功。不過，大家近年都看到政治氣氛升溫，社會對立情況高漲。在佔中、佔旺違法事件發生後，紀律部隊的工作面對很大壓力。在2016年年初的旺角暴亂中，警隊被暴徒拋擲磚石，甚至使用其他武器作攻擊。在電視畫面中，我們清楚看到警隊相當克制，運用最低武力處理情況。我認為警方相當被動，甚至有時更因過分克制而處於"捱打"局面。我們有些同事一直十分信仰西方先進國家的理念，宣揚民主、人權、愛與和平等，但他們又甚少提及歐美國家在處理暴亂和遊行示威時的執法方法。

為何他們不指責西方國家警隊警權過大、暴力執法等呢？相比之下，香港警隊在執勤時向來表現得相當克制，有嚴格指引，緊守職責。在近年的遊行集會中，前線執法人員往往遇到激進示威者的蓄意挑釁，甚至被粗言謾罵，衝擊手法更越來越兇悍，使他們執法的難度越來越大。然而，即使要對示威者採取甚麼措施，警方也會先以擴音器向示威者作出呼籲，亦會先高舉旗幟作警告，然後才會執行。主席，很多市民和紀律部隊的人員也認為，警察必須有足夠的警權、必要的武力和合適的裝備以維持執法。對於刻意挑釁、粗言辱罵和暴力反抗等行為，警方應該予以制止和警戒，才可以維持執法隊伍的權威，更好地維持社會秩序，為市民服務。

主席，希望林健鋒議員澄清，他剛才說拋擲磚頭致使警察幾乎喪命也有人說是和平示威，請問他口中所指的是誰？
這些人士受到社會譴責，但亦不願意認錯，這究竟是甚麼態度呢？他們往往借題發揮，借警方購置武器、添置水炮車為由，企圖造成市民恐慌，從而利用民意打擊警權，削弱警隊權威，阻撓警方執法。更甚者，在某些網上論壇中，一些滋事分子就着不同水炮車的類型、射程和弱點編寫教程，教導別人如何攻擊及破壞水炮車。對於這種現象和行為，我認為必須加以警惕，更不應該公開太多警方的裝備和資料，讓滋事分子有機可乘。主席，維護香港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警民合作才可以保障市民安全。可是，近年激進政治勢力刻意破壞法紀，擾亂治安，並煽動警民關係，大大增加警方執法的難度。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主席，我剛才希望林健鋒議員澄清，是因為他聲稱有人認為擲磚頭的示威者是在進行和平示威。

當水炮車一如警方其他武器會對人身造成傷害，市民或立法會向警方問過明白，又是否真的很無聊和沒有必要？

我請保安局說句公道話，我在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時曾提出書面質詢，我知道涂謹申議員亦多番要求保安事務委員會就此事進行討論及提供文件。

這一定是對所有人最好的結果。

我們的要求已經列得如此仔細，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足以支持任何派別的同事反對梁繼昌議員的議案。
主席，近年香港發生多宗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甚至引發暴亂及癱瘓香港的事件。七十九日非法佔中、旺角暴動扔磚等，都是大家心痛的回憶。雖然在處理這些激進的集會示威時，警務人員都表現專業及保持克制，但我們在電視及許多媒體上，看到前線警務人員經常被示威者以粗言穢語侮辱，亦看到手持武器的示威者與手持警棍的警察對峙的場面，也有示威者向警務人員潑污液，蓄意向前線警務人員挑釁。事態導致警員要在執法期間使用武力，不但雙方都有人受傷，更遺憾的是，當中有警員因為執勤期間發生的事情而被判刑。警方當然有需要購置水炮車，因為水炮車可以使警方與人群保持安全的距離。外國許多地方，例如英國、法國等，早已在大型集會或遊行期間使用類似的車輛處理失控的場面，幫助執法人員維持秩序。香港警方早應配備這類車輛，可是至今仍未有這種裝備，我認為真的有點遲。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警務人員能夠在沒有足夠及適合設備的協助下，成功及有效驅散惡意暴力衝擊警方的示威者。政府時常說重視警隊士氣，會在人手資源裝備方面配合警隊工作。沒錯，近年警方的人手的確增加不少。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充足的人手固然重要，但裝備對於前線的執法人員來說同樣重要。如果政府在早四五年前已經懂得購買水炮車，我相信79天佔領行動期間的暴力事件會大大減低，亦不會令多名警務人員受到不必要的武力攻擊甚至受傷。因此，我支持警方購入水炮車，以及反對今天的議案。

主席，今天梁繼昌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動議議案，就警方購買水炮車的事宜傳召警務處處長到立法會作出解釋。

這些全部都是很簡單的資料，梁議員可以書面質詢或口頭質詢的形式要求保安局局長回應。

市民大眾看得清楚，這基本上是濫用會議程序。當然朱凱廸議員剛才也分析得頗準確，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重點，不是是否要購買水炮車或水炮車的性能、影響等，而是應否傳召處長出席立法會會議。

主席，我因此不贊同梁繼昌議員的議案，因為如果我們每次都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官員出席立法會會議，基本上是繞過立法會現時行之有效的機制。

主席，多位建制派同事讀出事先準備的講稿，陳述為何需要購買水炮車，又指警方須有配備。

陳克勤議員剛才表示不認同議案，但由於他是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所以不能引用其他同事的陳腔濫調作出回應。

但是，如果立法會傳召，處長便不得不回答。

警察守則會說明何謂合乎比例的武力、在甚麼情況下可以開槍、甚麼情況不可開槍等，好讓市民作出監察。在一個民主、現代的社會，掌握權力的人無論是要除暴安良還是拘捕賊人，都是為市民執掌權力。

梁繼昌議員要求披露的水炮車資料，正正與警察守則現已披露的事項屬於同一層次，並非所謂的"行動細節"。

不過，我相信，香港市民越來越聰明，越來越多人了解時事，有常識及知識的人亦越來越多，因為資訊越來越發達。

市民恍如陪審團，會考慮要求是否過分或離譜。今天的討論無關應否購買水炮車或警方裝備是否足夠等事宜。主席，我信任香港市民的判斷，儘管經過一些大割裂後，有人可能難以平心靜氣考慮此問題。

建制派議員無須再作煽動，市民亦不會被煽動。現屆政府不再是梁振英政府，而是林鄭月娥政府。

當絕大多數市民並沒有這種想法，引用這些例子就是想要繼續撕裂社會。

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的確很精彩，可見反對派議員如何可以借題無限發揮。

其實該裝置正式名稱為長距離揚聲裝置。

我不代表政府發言，局長今天在席，稍後他可以向大家解釋，究竟是甚麼回事。

我剛才又聽到陳志全議員說，他們一定要取得有關資料，因為這些資料很重要，梁繼昌議員又表示這些基本資料，可讓市民評估風險，因為在特定環境下，水炮車是致命武器。

所以，梁繼昌議員今天動議這項議案，我認為並無必要，但這不代表我認為水炮車的資料不重要，不是這原因，而是根本不用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這項議案，以進行辯論和索取資料。我相信保安事務委員會將來一定有機會取得有關資料。只要不影響警方的專業運作，我相信政府定會提供大量資訊讓市民參考，我亦相信立法會議員會有機會親身視察這輛水炮車。我最大的期望是，未來不會有機會出動水炮車，這是最好的，因為如果香港天下太平，就無須使用水炮車。同時，如果我們希望市民安全，我相信最重要的是，反對派議員不要再煽動市民做違法佔領、暴力衝擊警方的行為。要記住，有很多警員在這些暴力衝突中受傷。

主席，多謝各位議員今天用了大約180分鐘時間討論我的議案。

其實，警方已獲准採購3輛"人群管理的特別用途車"，因此，這絕非我們要討論的範圍。此外，有議員說可以循其他渠道取得資料。

在很多國家，例如剛才提到的英國、德國和韓國等，這些都是公開資料，而香港作為世界級國際城市，沒有理由不能公開這些資料。

我動議的議案並非針對警方，也不是針對任何人。

我希望各位議員可以支持我的議案。我的發言用了6分30秒，現在發言完畢，希望大家支持我的議案，謝謝。